無立法效力的議案辯論。致謝議案。

我已接納內務委員會的建議，議案辯論分兩個環節進行。每位議員在每個環節只可發言一次，兩個環節的總發言時限不得超過30分鐘，但李慧琼議員作為議案動議人，就動議議案發言的15分鐘時限，則不計算在該30分鐘之內。在每個辯論環節，我會先請想發言的議員發言。議員發言後，若有需要，我會暫停會議10分鐘，讓官員準備回應。會議恢復時，只有官員才可發言。若官員認為無須暫停會議，我便會在議員發言後，隨即請官員回應。之後有關的辯論環節即告結束。兩個辯論環節完結後，李慧琼議員可發言答辯。最後，議員會表決議案。這項議案辯論會一連3天舉行。今天的辯論會在晚上7時左右暫停。明天的辯論會在上午9時開始，晚上7時左右暫停。後天的辯論亦會在上午9時開始，在處理完畢這項議案後，我便會宣布休會。

主席，我謹以內務委員會主席身份就"本會感謝行政長官發表施政報告"動議致謝議案。首先，我想指出這項議案本身並無方向性，只是根據立法會《議事規則》的規定和傳統做法，讓議員可就行政長官施政報告的內容進行辯論。過去一年多，香港經歷社會動盪和一波接一波的2019冠狀病毒病疫情，加上第四波疫情持續蔓延，確診個案遲遲未能"清零"，香港經濟受到重創，各行各業和市民的生計均大受影響。香港政府一直強調抗疫要"張弛有度"，但市民普遍對政府未有展現最大決心和能力應對疫情，訂出"清零"時間表感到失望。市民對行政長官在施政報告中會否展現全面抗疫、推動經濟復蘇的決心，抱有極大期望，市民亦希望立法會推動政府多做實事。行政長官在新一份施政報告中提到，中央將全力支持有利於保持香港長期繁榮穩定，以及有利於促進內地與香港融合發展的事情，並提出多項支持措施，其中包括推動粵港澳大灣區發展及提升香港國際金融中心的地位。行政長官在施政報告提出200多項新措施，涵蓋抗疫、創科、金融、跨境基建和青年發展等。對於香港目前低迷的經濟和土地以至房屋的供應，也都提出了不少政策方向和具體措施。但是，在改善民生方面，政府應落實更多具針對性的利民紓困措施。行政立法關係是每年內務委員會主席動議這項致謝議案時必定提及的重要課題。我很高興行政長官在施政報告中表示，決定撤回所有正待審批的人事編制建議，並逐一重新審視，以回應立法會議員的關注。行政長官亦表示，她會恢復每月出席立法會以短問短答形式進行的質詢時間。這正是政府尊重議會和民意的體現，以實際行動促進行政立法的良性互動。良好的行政立法關係除可有助議會的工作外，亦可提升政府的施政效率，推動經濟和民生發展。我亦期望各司長和局長能在制訂不同政策時，特別是在政策醞釀階段跟不同黨派的議員溝通，善用本屆議會的餘下任期，急市民所急，切實推行政策以解決經濟民生問題，並多出席立法會會議及立法會其他委員會會議，以加強政府的問責。我和內務委員會副主席在今個立法年度繼續扮演橋樑的角色，致力促進行政立法關係。我和內務委員會副主席一直以來，均會向政務司司長反映議員在內務委員會會議上所提出的關注事宜。例如，議員最近對於部分政府官員未能在立法會會議上明確切實地回答議員的提問，並且重複其答覆內容表示關注。此外，議員亦關注政府當局延誤向部分事務委員會提交文件的情況。我和副主席已如實轉達議員提出的關注，相信政務司司長已充分掌握議員提出的關注事宜，並會要求相關的政策局跟進。主席，審議法案是立法會的重要職責。根據政府當局在去年10月提交的本年度立法議程，立法會須審議20項法案，包括《2020年入境條例草案》和《證券及期貨及公司法例條例草案》。此外，行政長官在施政報告中表示，政府將會提交法案修訂《宣誓及聲明條例》和《立法會條例》，以完善宣誓安排及處理宣誓就職後，因從事違反誓言的行為而須承擔的法律後果和相關的法定程序。行政長官在昨天致議員的信件裏指出，政府當局正全力推進完善選舉制度的安排，以及修訂《國旗及國徽條例》的立法工作。

這些法案有不少皆對香港的經濟和社會發展十分重要，其中亦涉及市民大眾關注的民生事宜。我期望政府官員盡力向議員和持份者作出詳細解說，以便有關法案的立法程序能順利進行。立法會議員一直努力反映不同階層市民的意見和訴求，以及監督政府的施政。因此，我預期在這3天的辯論環節中，議員會就各項新政策措施及抗疫紓困措施積極表達意見。

這個環節涵蓋的政策範疇，已載列於本頁，方便議員參閱。

施政報告中有關創科、金融、航運及青年發展等方面的建議，凸顯了中央政府在特區面對困境時對我們的關顧和支持，為香港的未來發展打了一支強心針。施政報告採納了香港經濟民生聯盟提出的約110項建議，包括推出大灣區青年就業計劃、撤銷非住宅物業雙倍從價印花稅的"辣招"、落實大坑西邨重建、延長交通津貼及港鐵減價安排、加快落實"跨境理財通"、推出《香港智慧城市藍圖2.0》等。行政長官亦強調政府會繼續投資基建，預計未來數年將每年平均投資超過1,000億港元，並推出更多可創造就業的地區民生工程。經民聯認為這份報告構思務實，措施亦具針對性，但事分緩急，而且重在執行。我相信大家均非常清楚，新冠肺炎病毒病一日未清除，香港與內地及海外通關的安排一日未能恢復，經濟民生便難以真正重新出發。畫餅不能充飢，面對本港新冠肺炎疫情持續反覆，特區政府必須精準抗疫，切斷所有隱形傳播鏈，盡快令病毒"清零"，才能符合大多數港人的期望，並真正為市民帶來希望。

主席，行政長官發表新一份施政報告，就房屋、土地供應、創科、港深合作、金融互聯互通、青年大灣區發展等範疇提出了200多項新措施。施政報告中有關創科、金融、航運及青年發展等方面的建議，凸顯了中央政府在特區面對困境時對我們的關顧和支持，為香港的未來發展打了一支強心針。施政報告採納了香港經濟民生聯盟提出的約110項建議，包括推出大灣區青年就業計劃、撤銷非住宅物業雙倍從價印花稅的"辣招"、落實大坑西邨重建、延長交通津貼及港鐵減價安排、加快落實"跨境理財通"、推出《香港智慧城市藍圖2.0》等。行政長官亦強調政府會繼續投資基建，預計未來數年將每年平均投資超過1,000億港元，並推出更多可創造就業的地區民生工程。經民聯認為這份報告構思務實，措施亦具針對性，但事分緩急，而且重在執行。我相信大家均非常清楚，新冠肺炎病毒病一日未清除，香港與內地及海外通關的安排一日未能恢復，經濟民生便難以真正重新出發。畫餅不能充飢，面對本港新冠肺炎疫情持續反覆，特區政府必須精準抗疫，切斷所有隱形傳播鏈，盡快令病毒"清零"，才能符合大多數港人的期望，並真正為市民帶來希望。

主席，本港自2019年年中開始，先後受"黑暴"和新冠肺炎疫情衝擊，加上海外市場不景氣，可謂內憂外患，經濟持續下滑。中央堅持"一國兩制"，落實《香港國安法》，確實有助香港止暴制亂，令香港社會秩序重回法治軌道。不過，在抗疫方面，本港至今仍然持續受到疫情反覆的困擾，各行各業都處於水深火熱之中。儘管財務委員會早前緊急通過第四輪防疫抗疫基金的64億元撥款，但這筆撥款只屬杯水車薪，何況這類援助不患寡而患不均。部分行業雖沒有受第四波疫情下收緊限聚令措施的直接影響，但生意早已受到疫情波及，有些從業員甚至已長時間零收入，亟需援助。日前，我聯同經民聯同事向財政司司長陳茂波提交2021-2022年度財政預算案建議，以"抗疫紓困，重振經濟"作為主軸，其實這兩大主軸有如銅錢的兩面，因為抗疫紓困不成功，重振經濟會落空。

為了解決公共財政緊絀的問題，我們認為特區政府際此非常時期，理應創新思維，廣開財路。當局一方面應牽頭推出抗疫發展債券計劃，為應付各類防疫抗疫開支及支援各行各業推動疫後復蘇籌集資金，幫助香港盡快走出疫情陰霾，這既可善用社會資金，亦可為市民提供穩健的投資選項。另一方面，特區政府在一般收入帳目以外還設有8個基金，作為財政儲備的一部分。儘管這些基金如資本投資基金、基本工程儲備基金、公務員退休金儲備基金、賑災基金等，其涵蓋範圍及用途均受到當初成立有關基金時所依據的法律條文所規管，但政府為了應急也不妨特事特辦，撥出當中一部分應對當前經濟環境下的社會所需，待經濟好轉時才重新填補。特區政府如能採取上述辦法緩解公共財政面臨的巨大壓力，便可擁有較大彈性，加大對市民及各行各業的紓困力度，提供更精準的支援。經民聯的紓困建議包括暫緩來年的暫繳稅；寬減利得稅、薪俸稅及個人入息課稅百分之一百，上限可提高至4萬元；提升各類免稅額及寬減差餉，以切實減輕市民的生活負擔。此外，經民聯亦建議容許僱主及僱員停供強積金6個月，以增加他們的現金流，並期待預算案推出更多鼓勵市民消費及提振經濟的措施。主席，在重振經濟為本港注入新動力方面，特區政府應認真審視環球政治經濟環境及發展趨勢，善用香港"一國兩制"的獨特作用，以粵港澳大灣區及"一帶一路"建設作為依托，積極參與國內、國際雙循環及國家"十四五"規劃，為香港開拓更大的機遇。主席，踏入21世紀，全球已進入以創新科技帶動的新經濟時代。面對新冠肺炎疫情前所未有的衝擊，我們有賴科技進行防疫抗疫，包括促進疫苗研發等，中央政府亦因而大力支持港深合作，推動大灣區的創科發展。為此，施政報告提出了不少與創科有關的建議，包括設立傑出創科學人計劃，撥款20億元吸引海外科研人才來港。但是，本港應進一步增撥資源於科研投放、科技產業化及科技人才需求等各方面，致力吸引更多科網企業來港，提升競爭力，以建設粵港澳大灣區國際科技創新中心。關於建設深港科技創新合作區，政府提出了"一區兩園"的概念，與深圳協同發展。我認為除了加快港方園區的建設，特區政府亦應盡早確立長遠創科土地的規劃，包括盡快推出香園圍口岸附近工業邨的使用方案。此外，在創新及科技基金之下，應提升科技券計劃的企業資助上限至80萬元、放寬新領項目上限至10個，以及將自費比例降至十分之一，並大幅調升港商在內地進行研發活動可獲得基金支援的比率，以及推動粵港兩地跨境科研及人才的合作。政府亦應撥款設立創新及科技學院，集中培訓創科產業人才。主席，特區政府更應因時制宜，配合"一帶一路"建設和粵港澳大灣區發展對專業服務的殷切需求，善用本港的國際經驗及網絡，制訂配套的政策措施，發展香港成為區域的專業服務中心。其中一個務實可行的途徑，是積極落實《內地與香港關於建立更緊密經貿關係的安排》下《服務貿易協議》的修訂協議，推動於大灣區先行先試。2018年4月底，我曾聯同謝偉銓議員致函國家住房和城鄉建設部，表達香港業界的意見，建議進一步放寬港資建築及工程企業參與內地工程建設的限制，並獲得住建部積極和正面的回覆，同意逐步放寬及利用CEPA機制實現。

2019年11月，相關的CEPA《服務貿易協議》完成修訂並簽署，讓香港企業及專業界別能以更優惠待遇開拓內地市場，修訂協議更已於2020年6月1日開始實施。其後，香港發展局宣布和香港特區有關的兩份名冊，分別是建築顧問公司及工程顧問公司名冊，讓香港相關專業註冊管理局註冊的專業人士可通過備案方式，在大灣區直接提供服務。此外，橫琴及前海亦接納香港的工程承建商及專業的建築工程人員在當地開拓業務，廣東省住房和城鄉建設廳去年11月29日更進一步發布新措施，涵蓋香港建築工程企業及人員在大灣區內地城市開業執業的具體安排及細節，香港業界對此非常重視及深表歡迎。

同時，特區政府已與大灣區相關政府部門及業界合作，加快推動兩地的專業資格互認，並且爭取讓港企獲得相關的政策及財政支持，鼓勵兩地企業聯合競投國家級及"一帶一路"跨國大型項目，為本港各類專業人才及中小型企業謀求更多歷練及機遇。主席，推動創科的另一主題是智慧城市發展。在這方面，香港比起杭州等內地城市已有所落後。我認為特區政府應設立50億元的智慧城市專項基金，加快落實已於上月10日公布的《香港智慧城市藍圖2.0》，完善網絡基建及推廣5G的普及應用，並配合大數據趨勢和居家工作及宅經濟的社會需求。政府應汲取疫情期間的運作經驗，增撥資源優化工程的流程處理，並且以工程界等專業界別作為試點，大力發展無紙化電子政務。同時，在規劃及落實新發展區時，應前瞻性地增添智慧及綠色元素，預先規劃各種通訊、管網、智能家居、綠色建築等軟硬基建設施，以及運用創新科技及大數據，就交通、醫療、環保及長者服務等方面作出妥善規劃，致力於全港打造綠色低碳的智慧社區。此外，當局應推動香港"智方便"一站式個人化數碼服務平台與大灣區相關個人信息系統的互聯互通，為港人在內地生活帶來便利。至於扶助中小企，政府應推出升級版的中小企免息貸款計劃，調高百分百擔保安排的貸款額至800萬元，延長預先批核還息不還本的限期。同時，當局也應優化專為發展品牌、升級轉型及拓展內銷市場而設的BUD專項基金，並調升其資助上限。主席，正如我先前所強調，抗疫紓困不成功，重振經濟會落空。一如行政長官在昨天致立法會議員的信件中所強調，全力抗疫仍是特區政府目前的首要工作。我認為特區政府需要以更大擔當，痛下決心，外防輸入，內防擴散。政府亦應果斷地擴大強制檢測的範圍，爭取廣大市民的支持及配合，以達致"清零"的目標，並同時妥善安排疫苗接種的工作。經民聯建議當局實行強制性、有追蹤性的"港康碼"，規定市民必須持有"港康碼"才能進入商場、酒樓等公共場所。透過"港康碼"與大灣區"健康碼"的互通安排，今後更可讓已接種疫苗的人士無論抵港或離港，均可豁免14日隔離檢疫的安排，從而早日實現全面通關。如此一來，才有可能真正落實施政報告提及的各項惠民措施，盡快重振經濟，改善民生。

政府先後動用3,000多億元入市，除了"派錢"，也力爭"救企業，保就業"，連環出手之外，我們的財政儲備已經降至8,000億元的水平。雖然政府頻頻出招，但疫情至今仍未"清零"，失業率更攀升至6.6%，失業人數亦達到245,000人，市民普遍期望即將進行的疫苗接種計劃能夠為重啟香港經濟帶來一線的曙光。另一方面，因為修例引起的社會迴響，內部撕裂，甚至是暴力動亂，除了摧毀了香港社會的穩定，也難免讓中央政府必須從速嚴正考慮和處理修正香港在維護國家安全上的法律基礎和公民意識，令極端的反對派、"港獨"勢力及反華力量不能利用任何機會，肆意破壞香港的法治、經濟和民生，令市民受害。為了處理香港在國家安全上的保障，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通過訂立《香港國安法》，並在6月30日晚上實施。《香港國安法》生效以來，嚴重暴力事件明顯不再復見，香港社會基本回復穩定。但是，因為修例社會風波所揭示的深層次矛盾和問題等仍有待當局正視、疏理和化解。主席，香港在2020年經歷了社會動盪和疫情等多重打擊，市民面對各式各樣的新常態，很希望能夠盡快在迷霧中看到前景。在這個背景下，市民期望行政長官公布的施政報告能夠看到行政長官和團隊的決心，帶領市民戰勝逆境；同時針對社會制度上的一些失衡和矛盾，以新思維提出方法並且進行改革，帶領香港擺脫困局，由亂走向治。主席，綜觀這份施政報告用了167段，長達3萬多字，提出了200多項新措施，總體來說，民建聯認為這份施政報告是全面和詳細。在政治上，行政長官的論述有助市民正確、正面理解特區和中央的關係。而在推動香港經濟發展方面，施政報告進一步推動香港融入國家發展大局。透過特區政府的努力，爭取中央在不同政策範疇支持，相信在疫症之後，有助香港經濟和民生復蘇；而改善民生、改革施政方面則有待加強。主席，值得一提的是，這次施政報告用了相當的篇幅講述特區政府堅持"一國兩制"，砥礪前行的決心和信心，這些是過去施政報告較少看到的。

事實上，香港回歸以來社會出現很多的問題，說到底，都與"一國兩制"的方針理解和貫徹未有全面準確掌握有關。有些人把中央甚麼都不能夠做當作"一國兩制"，認為只要中央對香港有甚麼動作，便是他們所謂的"一國兩制"已死。事實上，根據憲法和《基本法》，中央直接對香港特區進行一系列的管治權力，同時授權香港特區實行"高度自治"，並進行監督，因此，中央對香港擁有全面管治權。中央的全面管治權和特區的"高度自治"權是"一國兩制"的基本要素，缺一不可，我們不應該把兩者對立，甚至誤解為排斥中央全面管治權，否則"一國兩制"不可能存在，"高度自治"更無從談起。主席，沒有"一國兩制"就沒有香港的長治久安，一旦對"一國兩制"出現曲解，"一國兩制"的實踐就必然會變形、走樣，這些都是香港不能承受的痛。現實亦證明中央行使全面管治權能夠幫助香港社會擺脫困局危機，重回正軌，確保"一國兩制"準確落實，所以，中央的全面管治權和特區的"高度自治"權是最根本的保障。今天社會各方面亟需重新全面掌握認識"一國兩制"、中央和特區，以及全面管治權和"高度自治"權的政治倫理和憲制秩序。施政報告這方面的章節有助於團結各界，合力把香港拉回"一國兩制"的正確軌道，值得肯定。主席，這份施政報告另一個要點是反映中央全力支持香港振興經濟，改善民生，重新出發。大家都記得施政報告每年10月便會公布，但今年由於抗擊疫情、恢復經濟和紓解民困等諸多事情，這份施政報告推遲了1個月公布，而行政長官亦特地前往北京與中央部委進行溝通，又與廣東省深圳市政府面談。施政報告在11月公布，特首此行的結果充分反映在施政報告中。二百多項新措施涵蓋抗疫、創新、金融、跨境基建及青年發展等各方面，其中很多方面都得到中央的真切關懷和支持，為本港恢復經濟、民生着眼長遠可持續發展注入動力。主席，以下我會代表民建聯表達數個議題的關注，分別是抗疫策略、讓業界局部復業、支援失業人士及推動施政改革。主席，香港當下最迫切、最重要的事情當然是抗疫，如果社區傳播鏈沒有辦法切斷，個案不能夠"清零"，香港的經濟便難以重啟，民生難題亦無從破解，因此，盡快"清零"是香港能夠重新出發的重中之重。我多次在不同的會議指出，特區政府過去表示採取的張弛有度防疫措施只是回應式，不夠前瞻性，實施以來，疫情無法停止，社會亦走不出困局，經濟亦看不到出路。加上這次已經是第四波疫情，政府的抗疫防疫措施仍時有欠統籌，執行過程出現錯漏的情況，市民眼見農曆新年將至，仍然"清零"無望，難免不滿。特別是加上在立法會的新形勢下，市民對於我們這股建設力量有很高的期望，期望我們在新形勢的議會下能夠更有力推動政府更準確和更有效地做好防疫抗疫措施，從而推動其他更多利民紓困措施，急市民所急，解決社會問題。

據我理解，政府與政黨以至立法會的不同議員的溝通上，都有加強的空間。特別是最近很多防疫抗疫措施公布前，政黨不能夠事先掌握，亦不能發揮作為政黨比較"貼地"的優勢。今天數位司長也在席上，我們作為這股建設力量，很希望運用新形勢下的立法會，能夠將民意直接向政府表達，亦希望政府在推出防疫抗疫政策前，多些跟我們溝通和商量，讓我們的防疫抗疫工作更加對焦。主席，行政長官在昨天致函立法會的信件中提到，防疫抗疫工作已不再採取張弛有度的策略。事實上，施政報告發表後，政府推出一系列收緊的防疫抗疫措施，包括指定酒店，實施小區檢測等，這些方向是正確值得肯定。近日確診個案上升，相信跟強制小區檢測有關，亦證明檢測、普測和強檢，能夠找出隱形傳播鏈。

第一，執法不嚴是其中一個原因。大家看看，每逢周六周日多區都有大量人流及外傭聚集，街市、商場十分暢旺，行山聖地更是異常擠迫。第二，限聚令以至一些防疫抗疫措施，不能與時並進及針對性不足。我希望特區政府能夠總結經驗和教訓，多些跟議員和業界溝通，調整措施，讓措施更有成效。主席，大家對疫苗寄予厚望，希望政府可以做到早統籌、早安排、早公布、早部署、慎實施的目標，避免出現混亂、錯誤或失誤。專家組昨天通過一項疫苗使用，但對於疫苗是否適合長期病患者接種、是否有足夠人手安排在短時間內為大量市民接種，如何確保無論是內地或海外疫苗都能繼續穩定供港，以至如何進一步統合和統一發表專家意見，都有很多工作需要處理。我相信上述種種關鍵，都是疫苗接種計劃能否成功的要素，希望政府繼續努力，在疫苗接種方面發放更多信息，以增加市民的信心，令我們有一個高的接種率。主席，我必須強調，接種疫苗不等於社會便會"清零"。所以，特區政府不能夠，亦不應該將所有希望放在疫苗接種上，必須"兩條腿走路"，有需要時不要吝嗇，要推行全民檢測。主席，國家在對抗疫情方面的成效和能力，是有目共睹。從最近石家莊一星期內對全市1,300萬人口進行過兩次全民檢測，並且對特定群組進行過3次檢測，政府動員和協調能力真的不容置疑。中央已經表明支持香港採取一切必要的防疫抗疫措施，顯示中央對香港這方面的工作高度重視，如果特區政府在落實防疫抗疫措施上遇到任何人手、資源，以至技術上需要，請特區政府不要吝嗇，必須向中央提出，我相信中央必定全力支持香港的防疫抗疫工作。主席，本港近日的疫情繼續嚴峻，政府決定再次延長社交距離等措施。重災區行業包括零售、旅遊、酒店、飲食等，均已在"吊鹽水"的情況下，支撐了差不多一年。很多人向我們表示，如果農曆年前後繼續這樣，恐怕農曆新年後會出現新一輪結業潮。我們看到他們為了救命自保，業界希望在這個持續的新常態下，當局可以改變過去"一刀切"，即"有殺錯無放過"的策略，改為精準防疫，容許他們在遵守某些條件下局部復業。主席，不同行業的運作確實千差萬異，疫情傳染風險亦各有不同，疫情初期採取"一刀切"方式，大家都理解。但是，經過1年抗疫經驗，政府實在有責任總結經驗，因應不同行業跟業界商量一套合適的防疫安排。另一方面，一些受災行業為求生存，主動提出不同方案，例如美容業最近建議"閉環式管理"，即只是顧客和美容師直接接觸及只向會員提供服務，將感染機會減至最低，希望政府讓他們復業。我認為業界提出的這些措施，值得政府研究和考慮。此外，我們看到食肆方面，政府現在限制晚上6時後不能堂食，但市民根本不掌握這措施背後的科學理據，相信是一個比較隨意的做法。很多市民提出，為何不善用"安心出行"這個應用程式呢？如果食肆有安裝"安心出行"，而市民晚上堂食時必須使用這應用程式，當局可否稍為放寬措施呢？我知道有些業界表示，他們可以進行快速測試，讓進入處所或食肆的顧客經快速測試證明沒有感染後，才開業。主席，我認為業界的想法值得當局進一步深入考慮，亦敦促政府要採取主動，在結業潮來臨前跟不同受災行業多商討，可以在做足安全措施的條件下，讓他們合理地開業。最近我跟一些中小型企業負責人傾談，他們很多都大吐苦水，對前景感到悲觀。有經營者表示，可能捱不過年關，新年後可能結業。我希望司長和局長明白，中小企向來是社會的骨幹，一旦有大量中小企陷入困境，除了觸發裁員潮或進一步推高失業率外，更會產生骨牌效應，而且若結業潮持續，對社會穩定會構成壓力。我在這裏再次促請政府多跟業界，特別是中小企溝通，要重點解決業界面對的資金和租金問題。民建聯建議政府當局，將百分百擔保特惠貸款計劃延長24個月，並且推出租金假期，即參考新加坡的做法，透過訂立臨時法例，讓受疫情影響的工商租戶，可以向業主通知暫停繳交全部或部分租金，為期6個月，政府可以為業主減租提供誘因，例如為願意向租戶減租的業主提供稅務優惠。此外，更加實際可行的是，在疫情新常態下，政府或商務及經濟發展局要主動積極作為協助企業拓闊營商模式，包括研究成立電子商務發展中心、建設跨境電子商務服務平台，讓香港，包括中小企能夠打開電子商務市場，面向內地以至全球其他市場。再者，除了被勒令停業的行業外，很多行業，例如旅遊業、跨境運輸等，雖然政府沒有直接指令他們停業，但他們因為兩地未能通關，已經變相停業，政府在資助方面不應不考慮他們的景況。主席，這場經濟寒冬還未有結束跡象，如何避免企業倒閉潮和失業潮蔓延，而觸發骨牌效應，令香港的經濟更陷困境，肯定是特區政府一個大挑戰。主席，在疫情期間，企業固然苦不堪言。但是，失業人士是最缺乏支援的一群，協助失業人士度過經濟寒冬，是特區政府的責任所在。我再次重申，民建聯多次要求的3點，第一，創造更多臨時職位，紓緩持續惡化的失業情況；第二，設立臨時失業援助金，為失業人士提供一次性安全網；第三，容許市民在真正非必要時或疫情仍然持續時可以自救，讓受疫情影響而經濟出現困難的市民提取本身的強制性公積金供款應急。主席，第一，政府早前答應會開創3萬個臨時職位，當中有一半已經開設。施政報告亦因應大灣區高速經濟發展，公布了大灣區青年就業計劃，我們同意並認為方向正確。我們當然支持政府協助青年開創職位，但亦要敦促政府，其實最需要幫助的是一群中年人士，他們是家庭支柱，特別是在重災區，因為沒有辦法經營而失業或要減工資的人士，政府應替這些朋友着想，開創更多職位，協助他們解燃眉之急。我們認為政府推出的臨時職位應該由3萬個增至4萬個。第二，我們亦要求政府設立臨時失業援助金。其實，就這個議題，社會基本上已有共識；至於議會，基本上，我亦認為已有共識，關鍵是政府是否願意開啟這道門，在世紀疫情下作一次突破，推出臨時失業援助。民建聯多番建議的失業援助是臨時性質，以支援失業和開工不足的人士，援助期最少3個月，失業人士每月可獲發金額不少於6,000元，只要政府不關上這道門，細節及其他安排也可以探討。如果以最新公布的失業率下的245,000人來計算——我已作計算——大概是100億元的財政承擔，在我們現時還有8,000億元的財政盈餘，我認為仍有條件支持這一群失業人士。懇請政府真的不要關上這道門，跟不同黨派多點商討，希望為社會做一些實事，急市民所急。第三，是強積金。目前強積金的資產已突破1萬億港元，僱員平均帳戶結餘超過245,000元，其實金額也不少。

所以，在這個世紀疫情下——我們從未試過面對如此嚴峻的疫情下——我希望政府考慮這個緊急的做法，讓中產或有需要人士可以使用自己的強積金供款作為救命錢，讓他們渡過難關。主席，在2019年，香港經歷一次翻天覆地的反修例風波，衝擊香港的法治基石，危及民眾的安全，重創經濟和民生，挑戰"一國兩制"的底線，嚴重危害國家主權安全和發展利益，市民普遍期望香港能夠從根本擺脫過往的亂局和動亂，由亂走向治；而當中一個重點便是由愛國愛港者治港，這是"一國兩制"的底線。主席，過去1年，我們看到部分"攬炒派"區議員的行為實在"離晒大譜"，置民生於不顧，利用區議會平台破壞"一國兩制"，有人甚至侮辱國家民族；有一些則歧視不同政見的市民，更表明不會服務他們；有人繼續參與違法暴亂，也有一些人則參與反《香港國安法》。總言之，就是利用議會平台來破壞"一國兩制"。此外，有一些人亦響應戴耀廷的"真攬炒十步曲"，企圖癱瘓特區政府以奪權。痛定思痛，當局必須檢討區議員在監管方面的缺失；而在《香港國安法》落實後，特區政府需要開始撥亂反正，而修訂《宣誓及聲明條例》，把區議員等公職人員納入其中，亦是應有之義——昨天行政長官的信件沒有明確指出這項要求，我希望局長稍後在答覆中也可以明確指出——對區議員來說，這並非新要求，大家也會同意，區議員絕對是公職人員，也不是要改變甚麼規矩，而是正本清源。主席，上述建議也是某些範疇的政策措施，但香港要真正可以做到長治久安，要"一國兩制"行穩致遠，最根本的條件還是特區政府能夠提升管治效能，以至施政水平，有效應對香港社會的深層次矛盾，並且要促進社會公平和發展活力，讓市民看到政府管治的誠意、決心和能力。

歸根究底，政治體制的優劣，是取決於管治效能；而要化解重大社會危機，包括衝突、動亂和疫症等，需要強而有力的管治能力。我認為特區政府當務之急，除了抗疫，便是要與時並進，推動改革；擺脫過時的掣肘，樹立敢於做事的新風；強化管治手段和能力，切實解決社會問題。

主席，至於應對深層次問題方面，我促請政府多管齊下，開拓土地，從根本突破民生和經濟發展空間的制約，不能夠因為經濟周期起伏而放棄填海闢地的長遠目標。政府必須敢於運用公權力觸碰既得利益，確保現有土地資源得到更符合公眾利益的運用。此外，政府必須有新的社會再分配思維，改革稅制，取有餘而補不足，支援基層弱勢，確保經濟發展的成果能夠讓所有階層的市民共享，例如要制訂積極有為的產業促進政策、支援經濟多元化，以及科技創新，避免產業單一化，為市民和企業提供更多發展機會，共同創造一個公平而具活力的社會。主席，特首在2017年7月1日上任時的演辭有一句話："希望是一個社會向前的動力，而信心就是希望的基礎"。我相信要重建香港人的信心，令大家對前景充滿希望，齊心推動香港向前，特區政府便要在維護國家主權安全發展利益和社會大局穩定這些大前提下，推動施政變革，提高行政效能；推動經濟變革，促進產業多元化；積極投入大灣區建設，融入國家發展大局；推動社會變革，解決深層次制度性的矛盾；理順開發流程，增加土地供應及收窄貧富差距。我衷心期望這一份施政報告就是改革的起點。

再追溯到2019年，由於當時立法會受到嚴重的衝擊，特首無奈地選擇了在禮賓府以視頻方式宣讀施政報告，算是開創先河了。當然大家都知道，隨後的施政報告議案辯論，亦因為內務委員會主席選舉難產而不了了之。由此可見，最近兩年的施政報告都遇到不似預期的情況。在往後的日子，隨着本會撥亂反正，我相信行政與立法關係一定會重回正軌。2020年施政報告的主題是"砥礪前行重新出發"，篇幅達到64頁之多，總共有167段。相比之下，2019年的施政報告只有22頁和53段。這年度的施政報告可說包羅萬有，照顧了社會方方面面。尤其值得欣賞的是，特首在報告中用了兩個章節，詳細闡述中央全力支持和堅持"一國兩制"，務求在政治體制上正本清源，進一步鞏固香港作為一國之下的特別行政區所具有的獨特優勢。總括而言，新一份施政報告全面務實、長短兼備，既圍繞着抗疫、創造就業、改善民生等本港當前急務提出一系列具體措施，亦就香港融入國家發展、推進大灣區建設、強化土地供應等策略，以及培育人才和青年發展等關鍵性領域，釐定了策略性方向和部署，有助香港衝破困境，重新出發，提升長遠競爭力。但是，施政報告推出的政策措施，仍然有漏網之魚。例如再工業化的延外發展、創科發展的稅務支援、全面撤銷樓市"辣招"，以及加強支援中小企業等方面，政策仍然有待進一步加強。接下來我將會就這幾方面分享一下我個人的看法。首先，作為廠商會的業界代表，我自然很關心政府的工業政策，尤其是再工業化的推進情況，但是這份施政報告中對於協助傳統工業轉型和發展先進製造業方面的措施，可說真的很少，亦欠缺了我們一直要求的再工業化政策藍圖，"再工業化"這幾個字甚至在施政報告中完全消失。面對後疫情時代國際產業分工和供應鏈體系的重構和演化，業界一直希望政府可以制訂宏觀的產業政策，擺脫過往積極不干預的思維，對特定傳統和新興的產業提供針對性支援，但是政府各個與經濟和產業發展相關的高層次委員會，例如創新及策略發展顧問團和創新、科技及再工業化委員會，多年來在這方面都沒有提出較為清晰的路向和願景，也令到香港在後疫情時代如何可以創造財富成為疑問。香港廠商以靈活變通見稱，歷來有延外發展的傳統。廠商會去年委託了嶺南大學進行一項有關粵港澳大灣區港資製造業的顧問研究，研究報告發現受訪的在大灣區港資製造企業當中，有接近九成的總部設於香港，作為企業的營運和控制中心。

當然，政府亦需要支援和推動在內地和海外的港資企業實現轉型升級和可持續發展。適逢國家推出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國內國際雙循環互相促進的戰略，我認為其實重點在於內循環。在商言商，港商選擇內銷市場是十分合理的，而大灣區將會是港商參與內循環的最佳切入點。施政報告提及中央支持廣東省聯同香港貿易發展局等推出一站式"GoGBA"平台，為港企提供政策諮詢、培訓、以及企業對接服務，業界對此深表歡迎。我也期望政府可以加強推廣"香港製造"這個品牌，與國家商務部商討專題計劃，幫助香港製造品牌進入內銷市場。其次，施政報告亦提出發展香港成為國際創新科技中心，並重申要落實特首在2017年施政報告中提出的八大政策方向，其中包括在本屆政府5年任期結束前把本地研發總開支相對本地生產總值的比率，倍升至每年約450億元，即由0.73%增加至1.5%。然而，翻查政府的統計數據，雖然本地研發總開支相對本地生產總值的比率逐年上升，由2017年的0.8%上升至2018年的0.86%，再上升至2019年的0.92%，但是與特首所制訂的1.5%目標仍有一大段距離。

為今之計，政府實在有需要加大注資的承擔額，發揮帶頭作用和催化劑效應，刺激工商界研發開支的增長。同時，政府亦可考慮進一步加大合資格的研發活動開支總額扣稅百分比，由首200萬元可獲300%扣稅，餘額可獲200%扣減，可否進一步分別增加至400%或300%？另外，有一點需要特別指出的，就是企業外判研發開支方面，根據稅務局現時採用嚴謹的研發開支扣稅條例的釋義，當納稅人將研發活動外判予其他機構在香港或海外進行，例如外判機構並非指定本地研發或研究機構、大學或學院，這些外判研究的開支便不可獲額外稅務扣減；即使事實上納稅人擁有相關外判研發活動成果的所有權益，並因而可在商業上利用有關成果產生可在香港納稅的的利潤，這筆外判研發開支亦不可獲額外稅務扣減。事實上，跨國企業集團普遍是由集團內某一間公司進行研發活動，透過成本分攤協議，共同攤分研發成本和分享成果。在其他實施研發開支額外扣稅措施的稅務地區，例如中國內地、新加坡和英國，當地政府都有允許納稅人就外判研發或成本分攤協議的開支，享有稅務扣減。數據顯示，近年越來越多企業外判予香港以外的機構進行研發活動。以2018年為例，該項研發的開支為34億元，佔外判研發開支總額的75%。如果政府不可將這些研發開支納入稅務扣減措施的適用範圍，一定會削弱新稅務措施的吸引力。最後我想談的是，在今次的施政報告中，特首部分回應了商界的訴求，例如率先撤銷了非住宅物業雙倍從價印花稅，相信措施可令中小企更能夠靈活調動資金，但是對於社會上亦有要求為住宅物業"撤辣"，政府仍然未鬆手。要知道，在疫情下香港經濟所受的打擊是一環扣一環的。工商鋪交投慘淡是必然的，但是二手住宅物業的成交也日益萎縮。面對抗疫這場持久戰，不單中小企需要套現集資，相信不少市民也或者需要賣樓為生。如果一定要等到經濟惡化到無以復加的地步，政府才會考慮樓市全面"撤辣"，恐怕為時已晚。試問一下，如果現在不是全面"撤辣"的最佳時機，何時才是最佳時機呢？就當我幫政府想一個步步為營的萬全之策，在現階段是否可以考慮局部減收住宅印花稅？

與此同時，我和經民聯也建議政府改變15%從價印花稅先繳後退的原則，改為容許業主在換樓期後未能出售物業的情況下才須繳交該稅項，減輕企業現金流的負擔。此外，政府應該研究壓力測試標準是否隨按揭利率上升而作出適當修訂，並適度放寬按揭成數，解決業主資金流的問題。最後，政府也可考慮進一步提高工商鋪的按揭成數，讓有需要購置物業作為營運用途的企業可降低成本，降低其現金需要，亦可方便企業出售物業套現，釋放企業的銀根。曾幾何時，社會上有個講法，說香港從此不一樣。之所以不一樣，就是因為有變化，分別在於變好還是變壞而已。過去兩年，本港遭受中美貿易戰、暴力衝擊、疫情陰霾的衝擊和洗禮，不一樣的事件又豈止施政報告，就連本會去年也經歷了翻天覆地的變化。簡單而言，港人要習慣種種改變，迎接一個全新的時代。我想強調，香港有一點是從來不會變的，就是香港有國家作為後盾，是港人信心之本。

施政報告的內容十分豐富，而我們昨晚亦接獲特首向我們發出的信件，內容關於在宣布施政報告後的一些跟進工作，十分詳細。我自己亦覺得是值得讚賞的，因為在施政報告發表約兩個月後，政府亦採取了跟進工作，加強溝通。

在施政的同時，政府官員可能有很多考慮，而我們在社會上亦會接觸很多市民和業界人士，聆聽他們的心聲。如果在政府施政時，我們能及早將意見提交政府，讓政府所宣布的政策可以充分吸納民意，政府的施政便應該可以更暢順。

這種上下一心，是非常重要的，讓立法會撥亂反正。同樣重要的是，公務員隊伍上下一心，政府和議會上下一心，以及地區行政與整個社會上下一心。

特別是，現時是抗疫的緊張關頭，政府的多項措施在宣布並在地區推行時除需要立法會配合外，亦需要在地區上的市民配合。

"攬炒派"區議會議員利用區議會的平台及其身份，蓄意對抗中央和特區政府。據我們所見，區議會有多項議案其實與地區事務完全無關。他們只是利用有關議案，想方設法抹黑國家或特區政府，並將原先應用作展示橫幅宣傳地區工作或政府服務的地方，用作散布不實或反中央的信息。他們在會議上侮辱或禁錮官員，並拒絕官員出席會議，甚至刁難部分過去一直申請地區資源的團體，一一拒絕舉辦國慶或回歸慶祝活動。

除此之外，他們似乎甚至想令這平台成為反中亂港的基地，其行為似乎無法反映出他們擁護《基本法》及效忠香港特區。既然中央政府已為我們做了很多工夫，那麼特區政府應否採取相應措施，令整個社會上下一心，在重建社會秩序後專注抗疫和恢復經濟發展呢？我希望當局可以盡快修訂《宣誓及聲明條例》和《區議會條例》，禁止反中亂港人士出任公職人員。

我同意局長和政府這一判斷，因為區議會在政治體制內雖然並非有政治實權的組織，但區議會過去多年來皆是行之有效的重要地方行政諮詢組織，負責地區公共事務。而且，區議員亦收取公帑作為薪津和支付辦事處的營運開支，屬法例所涵蓋的公職人員。因此，有關安排是理所當然的，所以我們促請特區政府盡快落實宣誓安排，讓香港社會明白，區議員亦須擁護《基本法》和效忠香港特區。我們期望，《宣誓及聲明條例》和《區議會條例》的完善在立法會撥亂反正後，亦可以將區議會撥亂反正，引導區議會稱職地履行作為地方諮詢組織的功能，這點非常重要。

相信大部分人都會認為最重要的4個字，就是"重新出發"。她的意思是，香港要reset，重設某些事。你用大體政策來評價或理解這個所謂的"reset"，很難找到一個立腳點。但是，如果你細緻去問，究竟重新出發的是否包括香港人，是否包括香港的大眾呢？我的看法是，直白來說，這份施政報告表面上好像沒甚麼大方向的政策，但事實上，它是港版的"騰籠換鳥"。何謂港版的"騰籠換鳥"？她要reset的是，踢走香港人，重設香港某些政治經濟板塊。騰籠換鳥的意思就是，香港的住屋問題本身很嚴峻，只要香港人走了，便沒有住屋問題。香港的經濟問題，可能是失業率或貧富懸殊，只要香港某一個階層的人走了，即相對比較富貴的階層走了，大家一齊窮，就沒有貧窮問題了。香港的政治問題，很多香港人不滿政府，信心崩潰，只要你持有BNO，你將來就不要回來。沒有了這些香港人，解決了人的問題，便沒有香港問題。

我的發言將會分為3部分，以作簡單剖析。我希望，無論國家、北京的有識之士，甚至香港本地有能力、有權力的人能夠聽得明白。我以下的發言，我相信是......將來我不知我會否這樣說，但我會嘗試將我的看法比較有條理地說出來。首先，今次的施政報告，在政治上是香港自1997年以來，到即將來臨的2022年，主權移交25年的施政報告。

香港的政制走到今天，《基本法》附件三說，香港在2016年、2017年之後，會循序漸進邁向甚麼甚麼。今時今日，向香港市民說這番話，大家似乎會覺得太荒誕。

從政策的細節而言，它不是。這個政治死局，說到底就是，究竟我們是否還有25年時間，最低限度讓香港人可以在這片土地上安身立命，所謂的"居安思危"？這個政治死胡同輪不到我這個階級的人去考慮。由始至終，香港的問題是由北京解決的問題。第二，經濟上，我相信無論建制派或大部分香港市民，都會知道香港眼前的經濟問題是甚麼。籠統來說，最少有3部分：第一，表面上，失業率會不斷上升，但重點是香港在稍後兩年會否出現滯脹。

在整個面對所謂"瘟疫"的措施下，香港會否出現貧者越貧、富者越富的情況呢？在這一刻，其實已經看到一些眉目。我稍後會有少許數據與大家分享。

說到經濟的撤資潮，剛剛又有大型基金公司撤資，已是第二間了。實際上，國際企業要去新加坡的，要去上海的，已經去了。社會是最直接的，香港人整體的信心崩潰，這不是信心的危機，信心的崩潰已經既成事實。

當然，我這個評價是與我所說的政治及經濟，環環相扣。它可在哪裏顯示出來呢？很簡單，移民潮、退學潮。

這樣我就會問，當全球交通、人流、物流預期在2023年回復正常的時候，數字會否上升至100萬人呢？我可以告訴你，這是比較低估的數字。前提是香港的政治死胡同和經濟狀況在未來1年有甚麼安排，從這份施政報告，我可以預先告訴大家，我們要面對上百萬人的移民潮。在此多補充一點，為何我會說在社會層面人心動盪，與政治的死胡同是環環相扣呢？剛才有建制派議員說政府應該修訂《宣誓及聲明條例》的，而我的立場是，此刻任何政治變革可免則免，否則將會不斷出現一些令香港人覺得類似政治黑色幽默的狀況。

這是政務司司長要了解的範疇，公務員團隊對於政府的信心較大眾市民來得更直接。

食物銀行恆常化早應該做，這部分我不說了，因為我希望能夠在批評中建設社會。我在第一部分要說的是，這份施政報告沒有處理到香港當前最重要的人心問題。在歷史上，香港過去數十年曾出現多次信心危機，是在1990年代之前，1989年至1992年、1978年至1983年，甚至是更早的時期。

政府應該——當然，作為不是民選產生的政府，我不應該提出這樣的建議——政府應該大膽迫使香港的"熱錢"離開香港市場。

這是香港的中小型企業、香港人，甚至本地的財團應該思考的問題。當前景令人心消散，代理主席，騰籠換鳥的不僅是人，香港的政經板塊在這一刻已有翻天覆地的變化。

我不知道，但對於我來說，我在那一刻會感到，為何這街道那麼像羅湖城？

香港有兩個年代人心動盪，以麥理浩為例，他10年的施政只做了兩件事，便是教育和房屋，以及康文發展。

由於疫症使然，大家無法面對面授課，香港爆發退學潮、私立直資學校又捱不下去面臨倒閉，所有事情也告訴大家整個教育產業面臨崩潰，但政府卻無為。我再提出一點，如何令人心相對安穩呢？政府應該無條件地支持本地出生的香港居民，例如增設一個基金，讓他們學習多一種外語。即是說，在18歲前，政府應該提供一筆錢，讓他們學習俄文也好、西班牙文也好、日文也好，甚麼也好，只要堆砌一個說法便可以了，就說是為了大灣區，令香港人才有飛躍的機遇，就是透過每人多學一種外語。

因為公園被人霸佔用作跳"大媽舞"，不代表它有問題，這只是空間的問題。香港過去的市況，除了藥房和金鋪便沒有其他東西了。在這動盪的時候，便多辦一些文娛康樂設施吧，我肯定張建宗是知道的，當時是由曾蔭權主理的，他做了甚麼呢？就是興建文娛中心和大會堂，香港人需要甚麼呢？當然，我剛才所說的兩部分只是一個過渡。

可是，事實上，特區政府是否真的沒有人才呢？

政府為了防疫抗疫先後用了超過3,000億元救災，庫房自然大受影響。今個財政年度截至去年12月底，已出現3,100億元赤字，財政儲備急降至8,400多億元，真是史無前例。面對如此惡劣的環境，施政報告既要回應社會訴求，同時亦要為振興經濟做好準備，實際上有很大的難度和掣肘。不過，我認為今次施政報告在民生和經濟上亦有一些實際建議，很用心，有質素。

正如代理主席剛才所說，採納了建制派議員的建議，在目前香港政府財政緊絀的時候，擱置向財務委員會申請開設首長級職位，以便財委會騰出較多時間詳細審批市民關注的工程項目，令香港可以加快推動建設工作。老實說，現時很多市民失業或開工不足，在此情況下，政府若仍表示要開設高官職位，叫議員如何支持呢？所以，政府迅速叫停開設首長級職位，財委會便有更多時間審批工程項目。製造基層職位絕對有必要，特首從善如流值得肯定。此外，施政報告提及公營部門改革，要求精簡行政程序，包括落實精簡土地審批程序、加快地契修訂和其他審批，將目前架床疊屋的土地審批制度精簡化，大大加快推出土地時間。我發覺這一點在社會上沒有多少人討論，但我認為這差不多是整份施政報告最大的亮點。

我覺得香港市民要真正看到問題癥結，並且肯落力推動政府做這些實事才會有用。事實上，改革需要很大決心才能成事。取消或簡化過時的審批程序，可以提高政府效率，減省所需人手，亦可讓市民感受到政府服務有所改善，實在是多贏局面。我相信政府現在做事，需要說服各級公務員打破傳統的工作慣例，接受新的改革，因為欠缺公務員的支持，改革是很難成功的。改革從來不容易，但如果能夠根根本本地辦成這件事，對香港是大好的事情，絕對能夠提升香港的競爭力，而提升香港競爭力是香港現時最需要的工作，因為我們已蹉跎10多年時間，長時間內部鬥爭。現時政局比較穩定，我相信是時候大力研究如何加強競爭，才是市民之福。此外，施政報告還有其他亮點，特首宣布覓得可以興建316,000個公營房屋單位的330公頃土地，可以滿足10年公營房屋的需要，較2019年的估算，足足增加44,000個單位。自從政府2014年公布《長遠房屋策略》以來，今次是公營房屋供應量首次達標。事實上，社會在2018年經歷土地大辯論，但一直苦無對策，政府今次終於排除萬難覓得足夠土地，一點也不容易，但很可惜，同樣聽不到社會有很多的掌聲。雖然供應量要待5年後才會有顯著增加，因為建築需時，但對輪候公屋的市民而言，始終是一大喜訊，同時為社會帶來正面信息，證明政府有能力提供足夠土地。如果政府推行如此重大的改革、推行重大改變社會面貌的工作，也得不到鼓勵，只有不斷的批評，我認為莫說是政府，即使是普通人也提不起勁工作。

我相信今次是扭轉土地長期供應不足的第一步，稍後政府繼續推動多項措施，包括發展棕地、土地共享、研究"明日大嶼"、近岸填海和發展岩洞等。如果各項計劃都能夠成功落實，香港居住困難的問題可以得到逐步解決。香港社會必須明白，市民安居樂業，社會才會安定繁榮，香港將來才有希望。今次達標，相信政府已經用盡九牛二虎之力，但最終解決香港房屋的問題，實在有賴整個社會的全力支持。今次施政報告採納了我一向的建議，便是待疫情穩定之後，政府需要推出大型海外宣傳推廣策略，向全球商務人士、投資者、研究人員和人才推廣香港。事實上，香港近年成為中美博弈的磨心，加上社會出現大型動亂，動盪不安，中央訂立了《香港國安法》，香港才得以回復平靜，但部分外國政府及政治組織大肆抹黑香港，國際社會極度關注香港的法治及營商環境。所以，我建議政府主動出擊，制訂詳細的解說計劃，向國際社會作出推廣，以鞏固本港國際金融及商業中心的地位。事實上，香港若要維持國際大都會及金融中心的地位，吸引和挽留國際投資者非常重要。根據政府統計處的最新資料，駐外公司由前年的9,040間下跌至9,025間，當中地區總部由前年的1,541間下跌至1,504間，聘用總人數亦由49萬人下跌至48萬人；雖然整體跌幅不算嚴重，但已響起警號。過去幾年，來港做生意的公司數目不斷上升，去年卻打破了持續升勢，由升轉跌，而且調查顯示有4%的公司表明會遷出香港，有21%的公司表明仍未決定是否留港發展，情況令人憂慮。所以，我希望政府能夠主動向國際投資者解釋香港的實況，因為國際投資者得到有關香港的信息，其實大部分都很片面或者不正確。如果可以，政府應該當面解釋清楚，或許可以消除國際商界的誤解。同時，除了解釋之外，最好能夠大力推動總部經濟，例如效法新加坡的做法，為有意來港投資的人士提供貼身服務，爭取投資者來港，以換取投資者增聘更多香港本地員工。代理主席，以下我想集中談談保險界關心的問題。保險業一直爭取進軍大灣區，以推動保險業持續發展。特首在施政報告中帶來好消息，特首的大力支持為業界成功爭取到就香港保險設立售後服務中心，已獲內地政府明確支持，將來可為持有香港保單的港澳和內地居民提供諮詢、理賠及續保等全方位支持。此外，香港的私家車亦可進入大灣區，香港車輛將獲得"等效先認"，業界對此深表歡迎，並且會利用是次機會，爭取打開大灣區的廣闊市場，同時繼續爭取其他大灣區計劃，包括醫保通計劃、壽險通計劃，以至中港居民可互相購買兩地保險產品等。事實上，有關計劃可以讓保險業作長遠發展，為本港經濟作出貢獻，同時又能開創大量優質職位，十分值得我們爭取。

事實上，大灣區將來會有更多中港保險項目，實在必要有一個專業並能代表業界的組織參與各項商討渠道，我希望政府落實這項建議。此外，受到疫情打擊，香港社會經濟元氣大傷，保險業亦難以避免。目前，內地客戶未能來港投保，對業界有很大影響。中港經濟息息相關，中港長期處於閉關的狀況，其實絕對影響着香港的經濟。香港本地市場有限，國內客戶對各行各業來說也是非常重要的客源。恢復通關對經濟至為重要，業界當然明白現時在疫情持續爆發的情況下，不可能恢復通關，但希望政府做好防疫抗疫的工作，大家齊心抗疫，以求在疫情減退時，盡快做到疫情"清零"，及早恢復兩地的經濟來往；希望政府為了恢復經濟，做好一切準備；更希望政府與內地有關部門商討，研究便利國內客戶購買香港保險的方法。還是可以有更好的渠道？例如在電子平台投保。這次疫情嚴重打擊保險業，特別在長期保險方面，2020年首3季新做保險的保費，比之前同期下跌了29.4%，保費減少了410億元，當中除了因為國內市民未能來港投保外，更因為保險業傳統上採取面對面的銷售方式；疫情之下大家都避免接觸，令銷售難以進行。面對這些經營困難，業界十分努力將危機化為契機。在保險業監管局的批准及協助下，業界推出網上或遙距銷售平台，銷售一些獲准的產品，包括醫保及延期年金，市場反應非常良好。業界希望將來繼續採用這種銷售方式，亦能夠與傳統的銷售雙軌並行，但亦要修改很多合規條款，而且需要龐大資金，所以我希望政府可以在法例上及審批方面配合。施政報告亦提到政府應高瞻遠矚，更好地完善現行的政策及措施，為各行各業拆牆鬆綁。香港近年的營商環境有轉差跡象，保險業的經營很困難。近年監管機構的合規條款不斷增加，而且條款越來越"辣"。保險業除了要支付高昂的合規成本，更被這些條款捆綁，直接影響我們的營運，希望政府能夠參考競爭對手新加坡的做法，即是說，一方面我們基本上符合國際的要求，但在這個框架之下，如何維持一個比較寬鬆的環境，以配合本地的實際情況，例如將追循的時間拉長，讓大家有更多時間配合，或者針對本地的實際情況作其他彈性處理，這些也是希望政府能夠做到的工作，這樣才可令業界有更大空間，亦能與國際競爭對手作比較。最後，我還想說說疫情下令大批屬自僱人士的保險中介人受到嚴重打擊，各項防疫抗疫基金亦未必可以幫到他們。他們原本很多都是中產人士，平日交了不少稅，但很少享受到社會福利。目前疫情持續，政府的救濟亦以基層及前線就業人士優先，故此這一批自僱人士受惠不多，他們目前已陷入財政困難及危機。

過去一年多，香港作為高度依賴服務業的開放型經濟體，受新冠疫情重創，經濟狀況急劇惡化，失業率亦快速上升。去年上半年，香港GDP實質收縮9%，創有紀錄以來最大的半年跌幅，而由於前期基數比較低，下半年的經濟同比跌幅便有所收窄，但按特首最新的估計，全年跌幅仍達6.1%。疫情下，百業蕭條，香港季度失業率由2019年年底的3.3%上升至去年12月的6.6%。目前，實際失業人數達245,000人，正如代理主席剛才提到，這其實比2019年年底的124,000人多出接近1倍。令人略感歡欣的是，得益於內地強勁的外貿活動，香港商品貿易在去年下半年已開始恢復。根據政府統計處的資料，去年第三季度香港商品進出口已經由跌轉升。相對來說，香港的金融及地產市場受疫情影響比較輕微，聯繫匯率保持穩定，銀行體系及市場運作亦基本暢順。修例風波及新冠疫情嚴重損害了香港的社會穩定及經濟發展，幸好，隨着去年6月30日《香港國安法》的頒布及實施，社會逐步恢復穩定，但疫情控制及經濟復蘇仍然路途艱辛，市民普遍焦慮不安，市場信心亦急需重建。為了增強各界對香港的信心，特首特別押後發表施政報告，親自率領政府代表團訪問北京、廣州及深圳，成功取得中央支援，新增一些惠港政策，在推動粵港澳大灣區發展，鞏固和提升香港國際金融中心和國際航空樞紐的地位，以及建設國際科技創新中心等方面，均提供了一些實質支援。我相信中央的支持有助香港加快走出現時的困局。代理主席，這份施政報告共3萬多字，分成有10個章節及167段，其內容主要集中走出逆境，注入經濟新動力，增加房屋與土地，建設宜居城市，改善民生，以及培育人才等方面，有關政策措施全是着眼於解決香港的老大難問題。如果能很快便實施有關政策措施，市民的生活一定可以改善。至於有關政府其他政策範疇的內容，則載列於第二次印發的施政報告附篇。附篇將各個政策範疇分為已取得進展及新措施兩個部分，而與去年——其實即是前年——的附篇比較，每章縮減了"面臨挑戰"部分。坊間的傳媒人認為，附篇內容基本上是13位政策局局長的績效自評。根據附篇內各政策範疇的數據，特首自上任以來公布了791項措施。13個政策局之中，發展局在總數791個項目中佔了90項：已取得進展的項目有60項，而同時獲委派的新項目則有30個，數量是一眾政策局之首。排在發展局之後，最繁忙的政策局是食物及衞生局，特別在現時防疫抗疫工作任重道遠的情況下，食物及衞生局在791個項目中佔了70個，而且還獲委派30個新項目。獲委派超過50個項目的4個政策局之中，教育局的完成率是86%，其餘政策局看來表現屬中規中矩，包括與我關係最密切的財經事務及庫務局。該局在791個項目中佔25個，取得進展有18個，完成比率是72%，而新項目則有7個。代理主席，施政報告及其附篇除了被認為是績效自評外，坊間亦有意見認為本年度的施政報告太側重大灣區的融合，但我卻不太同意這個看法，因為就香港未來的發展，我們的確必須積極融入國家的發展大局，深度參與大灣區建設，這樣，我們才能為香港經濟發展找到新引擎。大灣區人口有7,200萬，生產總值達到1.7萬億美元，具有充沛的經濟發展動力和潛力，一定可以為香港經濟的進一步發展提供一些新動能。施政報告中一系列關於香港與內地深化合作的重要舉措，其實是值得期待的。第一方面，是兩地金融互聯互通。去年3月英國Z/Yen集團與中國綜合開發研究院聯合發布了《全球金融中心指數報告》，香港排名首次跌出三甲，只得第六名，而9月發表的最新報告，香港微升一位至第五。我期望政府繼續積極深化兩地的金融互聯互通，推動香港重返前三甲位置。我認為金融互聯互通有3個重要的機遇。第一，是跨境理財的機遇。內地作為全球經濟增長最快的市場之一，居民的財富快速累積，對於資產配置的需求與日俱增，內地市場對於香港私人財富管理行業的重要性不斷提升。代理主席，根據《2020年香港私人財富管理報告》的調查，受訪機構表示它們的資產管理規模中，來自內地的資產由2019年的35%上升至去年40%，估計未來5年，有關佔比會更進一步提升至54%，尤其是考慮到大灣區財富增長潛力領跑全國，擁有1,000萬元人民幣資產的高增值家庭中，有五分之一是來自大灣區的內地城市。去年6月，中國人民銀行、香港金融管理局及澳門金融管理局聯合宣布開展"跨境理財通"業務試點以來，本地銀行業界積極部署開展這項業務，我亦邀請過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許正宇出席業界的座談會，聽取業界人士的意見及建議，及後，當局公布了"北向通"及"南向通"計劃各設1,500億元人民幣的單邊總額度，以及100萬元人民幣的個人額度。施政報告提出要加快落實"跨境理財通"，這將可以為香港私人財富管理行業開拓更廣闊的市場，迎來新一輪發展機遇。"跨境理財通"業務會用人民幣跨境結算，資金兌換在離岸市場完成，有關的資金可以通過帳戶一一綁定實現閉環匯劃及封閉管理。這個機制可以促進更多人民幣匯兌、結算在香港發生，亦有助做大、做強香港離岸人民幣業務。

未來，香港可以通過發行基準綠色債券，舉辦有關綠色金融和投資的全球會議，設立"綠色金融標籤計劃"，以及大力培訓相關金融人才等途徑，打造大灣區成為亞洲最重要的綠色金融中心，為建設低碳灣區提供足夠的資金支持。2019年在香港發行的綠色債券，累計發行總額達71億美元，其中低碳建築是這些債券募集的最大投放領域，佔年度發行額的61%，創歷來的新高。去年5月，香港金融管理局和證券及期貨事務監察委員會共同發起成立綠色和可持續金融跨境機構督導小組，採用監管政策和市場發展為兩大重點，鞏固香港作為亞洲及全球綠色金融中心的地位。香港其實具備一些獨特條件，在內地發展綠色債券和綠色金融方面，實際上可扮演很重要的角色。我相信香港推動綠色金融發展正當其時，是大有可為的。第三個機遇是數字人民幣。中國人民銀行正在內地全力推進數字人民幣的試驗工作，現在的試點包括京津冀、長三角、大灣區及中西部具備條件的地區。如果能夠實現跨境使用數字人民幣，對人民幣國際化其實十分有幫助。去年10月，我已經提出書面質詢，要求政府向中國人民銀行爭取香港成為數字人民幣的境外試點，金管局總裁余偉文上月亦在《匯思》撰文表示，金管局正在與中國人民銀行數字貨幣研究所研究使用數字人民幣進行跨境支付的技術測試，並作出相應的技術準備。雖然數字人民幣未有推出的時間表，但我相信，數字人民幣將來可為需要進行跨境零售消費的兩地居民，提供很便利的電子支付選項。代理主席，第二個關於兩地互聯互通的重要舉措，是共建深港科技創新合作區。上世紀末，香港和其他亞洲三小龍一樣，經歷了低端製造業不斷向外轉移的過程，但是，不同於其他三小龍向高端科技製造業轉型，香港的產業轉型趨向金融和地產，導致香港的科技產業發展一直滯後。香港的研發開支佔GDP的比重遠遠低於內地和周邊地區的主要經濟體，原因包括我們的土地短缺，轉化研發成果的能力不足，以及過去欠缺政府產業政策的支持等，這些原因皆約束了香港的科技發展。國家"十四五"規劃建議把創新驅動發展列為12項重點任務的首位，支援香港和深圳合作建設粵港澳大灣區國際科技創新中心，同意港深政府共同建設深港科技創新合作區。我可以說，香港和以深圳為代表的大灣區內地城市之間的科技互補、產業互補、制度互補和人才互補，可以為香港解決長期以來的科技短板，帶來前所未有的機遇。從面積來看，深港科技創新合作園區的香港園區的面積是香港科學園的4倍，而整個園區的總面積更是香港科學園的17倍，可以為香港科創產業提供很大的拓展空間。施政報告亦提出，兩地政府現時正研究在香港園區首批樓宇落成前，由香港科技園公司承租及管理深圳福田科創園區的部分地方，讓有興趣開展大灣區業務的機構和企業先落戶深圳科創園區。目前，這兩個園區已經動工建設，未來深港兩地的合作項目，相信可以有利推進各種要素的融合融通，達致雙方優勢互補，為香港的戰略科技產業帶來一些新動力。第三個有關兩地合作的舉措，是加強擴展兩地在商業方面的合作。代理主席，香港中華廠商聯合會早前發表了一份顧問研究報告，該報告指，僅僅大灣區內9個內地城市的港資製造業企業，它們的營業額已達到9,000億港元，每年繳納的稅款是280億港元，而且，它們聘用了270萬人。但是，近年受中美貿易摩擦，疫情導致海外需求減少等多重影響下，在內地設廠生產出口貨品的港商正陷於歐美市場呆滯的困境，內地已經成為港資企業的重要銷售市場。施政報告指出，中央支持港商拓展內地市場，這不僅是指產品的內銷，亦包括向內地輸出香港的專業服務。我相信措施不僅可以惠及港商和香港的發展，港商的內聯外通優勢，亦可以為國家的"雙循環"新發展格局作出貢獻。施政報告提出在未來一年將開展內地企業伙伴交流及對接計劃，安排內地企業與香港專業服務界別交流對接，促成合作，並深化雙方的能力建設，提升項目的國際化、市場化和專業水平化。專業服務業是香港的支柱行業之一，亦是具有優勢的行業。有關計劃是一項很好的計劃，應該盡快落實，讓它早日發揮效果。

代理主席，我發言支持就行政長官發表的施政報告提出的致謝動議。新一份施政報告內容豐富詳盡，提出不少長遠發展的藍圖，構思務實，而且具針對性。整體而言，這份施政報告在政治體制上有助正本清源、在經濟上的發展方向正確。我期望政府未來會向市民進行更多政策解說，加強民生溝通，盡快令經濟重上軌道。2019年的"黑暴"事件，令香港經歷了自回歸以來最嚴峻的政治挑戰，原因之一，是有部分人並不清楚了解"一國兩制"，導致社會嚴重撕裂。事實上，自回歸以來，有一小撮人經常破壞中央政府與香港特區的關係，將議題泛政治化，包括《基本法》第二十三條的立法、國民教育的推行、政改和《逃犯條例》的實施等。無論誰人當特首，社會同樣出現以政治立場區分的兩極化現象，甚至有人認為香港可以獨立自決。他們多次透過國際壓力，破壞中央和香港的關係，這些事件和行為均是導致社會撕裂的原因之一。因此，我樂見特首在施政報告中，將"一國兩制"獨立成章，讓廣大市民更加全面了解"一國兩制"的原意和初心。特區政府的管治必須緊守"一國"的原則，提升"一國"的意識；在憲制秩序和政治體制上，做到正本清源、撥亂反正。自從《香港國安法》在去年6月30日實施以來，我們可以看到這條法例帶來顯著的成效，包括街頭暴力事件大幅減少，鼓吹"港獨"和勾結外國勢力的情況逐步減退，香港社會逐漸回復穩定，這是廣大市民所樂見的。但是，要做到全面保障國家安全，特區政府必須加強教育和宣傳，提高市民的國家安全概念和守法意識，這包括從中小學教育入手，並好好利用每年的憲法日和國家安全教育日，進行更具體、更有效的公眾教育工作，藉以有效地防範、阻止和懲治危害國家安危的行為和活動。代理主席，雖然"黑暴"事件告一段落，但在過去一年，香港卻要面對另一項嚴峻的挑戰：新冠肺炎肆虐。面對持續的疫情，我期望政府立定決心，精準抗疫，挽救正在下滑的經濟。隨着疫苗面世，當局應該盡早籌備接種計劃，改善社區抗疫信息的統籌和發放，使有關工作快速、準確和全面。目前第四波疫情感染個案的回落速度仍然緩慢，加上農曆新年將至，大家均擔心社會出現家庭群組爆發，我建議政府採取更有效措施，堵截病毒從境外輸入，盡快達至"清零"。長遠而言，政府應鼓勵市民養成記錄出行的習慣，減低病毒進一步擴散的風險。不過，政府此前必須在保障私隱方面取得平衡，讓市民可以放心地使用"安心出行"流動應用程式。經濟方面，政府必須加強支援受疫情重創的行業，再次資助因社交距離措施而被指令停業的酒吧、餐廳和各式處所。接下來，我想談談土地房屋問題。我首先要申報，我和我的家族成員在新界持有土地。代理主席，香港土地房屋的短期供應短缺，被認為是社會撕裂的癥結所在。

對於政府致力覓地建屋所付出的努力，我們應予肯定。我只是擔心，政府在發展這批主要來自東涌填海、古洞北/粉嶺北、洪水橋/厦村等新發展區的農地和棕地之時，能否順利把它們由"生地"變成"熟地"呢？

我曾多次在議會上提出，政府在增闢土地、顧及公眾利益的同時，亦必須平衡土地業權人、作業者和村民的權益。如果政府繼續沿用舊思維，妄想引用《收回土地條例》以"賤價"收回農地和強行收回棕地，漠視土地業權人的權益，這不但與《基本法》保護私有產權的原則背道而馳，亦更難以說服業權人交出土地。若收地工作面對冗長的法律訴訟，只會拖慢土地發展的進程，加劇房屋供應短缺的問題；更可能觸發民怨，造成社會撕裂，我相信沒有人想看到這種局面。因此，政府必須提高賠償機制的透明度和賠償費用，對土地業權人作出合理的賠償；並預留足夠土地，妥善安排及安置受影響的持份者，這樣才能夠盡快取得土地建屋，加快住宅落成的速度。新界鄉議局一直樂於與政府協作溝通，共同打破土地短缺的困局。但很可惜，近年原居民的權益屢次受到挑戰，丁權更遭受司法覆核，有關的官司糾纏數年。

有關裁決完全是合法、合憲、合情、合理，亦充分體現《基本法》在香港得以貫徹落實，並行之有效。為更有效地運用土地資源，鄉議局促請政府盡快恢復審批已積壓的過萬宗丁屋申請個案，特別是涉及私人協約和換地兩種方式的申請。至於之前因為官司關係而暫緩的鄉村擴展區計劃，也要從速處理，尤其是已經完成收地的沙田排頭和上禾輋，以及元朗蝦尾新村兩個鄉村擴展區。一直以來，鄉議局都建議政府參考內地"城中村"的發展模式，使土地業權人可以真正受惠於經濟發展帶來的紅利；此外，可以放寬鄉村式用地的發展密度，探討興建"丁廈"的可行性，並在當中撥出一定比例的土地作為公營房屋或首置項目，以紓緩本港房屋短缺的問題，以及滿足原居民的住屋需求。隨着粵港澳大灣區的發展，政府必須以新思維發展邊境地帶；盡快開放沙頭角禁區；善用邊境土地興建房屋、發展商貿；釋放新界的發展潛力；以及加強與大灣區的連繫。代理主席，鄉議局一直支持政府多管齊下開拓土地，而未來長遠房屋供應的主要來源，必然是社會寄望的"明日大嶼"計劃。這個計劃不但可以紓緩本港中長期土地供應短缺的問題、推動長遠經濟發展，同時亦可帶動大嶼山及新界西的發展。但是，在疫情肆虐的當下，我和各界同樣很擔心政府在財政上能否負擔得來。特首在施政報告中提到會積極探討創新的融資方案，我們拭目以待，並希望政府早日公布詳情，以釋除公眾疑慮。我不厭其煩地重申，鄉議局支持"明日大嶼"計劃。但政府必須恢復興建梅窩至東涌的南北通道，以及連接大澳至東涌北面的沿海道路；優化東涌道、嶼南道，以完善大嶼山南北整體的交通網絡。這不但可以惠及居民，亦是大嶼山作為香港"雙門戶"的重要配套設施。至於政府一直"硬推"的屯門龍鼓灘填海計劃，恕我未能表示認同及支持。對於政府一意孤行，無視當區居民的意見，強行在龍鼓灘填海，我表示非常失望。

我盡費唇舌，政府卻充耳不聞。正所謂說又不聽、聽又不做、做又做錯、錯又不改。在大灣區的發展策略下，把極具污染性的工業設施設置在與"前海深港現代服務業合作區"僅一水之隔的屯門，是否最有效利用土地資源的方案呢？特區政府有需要重新審視新界的發展藍圖，就龍鼓灘填海範圍進行研究。我在此申報，我是龍鼓灘村的原居民代表，在龍鼓灘擁有土地。最後，我想談談困擾香港很久的交通問題。施政報告在鐵路網絡上大刀闊斧，一次性啟動4條鐵路線，其中東涌綫延綫、屯門南延綫、南港島綫西段均是現有鐵路線的延伸，預計最快要10年後才通車，嚴重落後於《鐵路發展策略2014》中所建議的落成時間，緩慢的工程進度實在令人難以接受，但遲到總較沒到的好。若然能夠壓縮工程的進度，我亦樂見其成。不過，路線的延伸亦代表着乘客數量的增加。東涌綫現時的載客率已經高達95%，西鐵綫更達101%，這兩條延伸的鐵路線很大機會會進一步加劇鐵路擠迫的問題。至於北環綫則是一條橫貫新界東西的路線，自從政府於1990年代提出興建北環綫，新界居民便期望透過鐵路改善對外交通和改善生活質素，但這個項目20多年來只聞樓梯響，遲遲未有進展。現時政府終於拋出有關的時間表，居民均引頸以待。北環綫除了可以帶動有關鐵路的沿線發展，釋放土地潛力之外，其中一個重要的功能是把西鐵綫的乘客分流至東鐵綫，紓緩西鐵綫的壓力。然而，若我們仔細看看有關時間表，就會發現北環綫工程要待2034年才通車。鐵路工程往往較居民遷入滯後多年，鐵路網發展永遠趕不上人口增長，這個問題是政府必須正視的。良好的鐵路服務不單要有廣泛的覆蓋範圍，連接性和運載能力亦同樣重要，三者必須互相配合。既然政府現時完成了鐵路網絡的規劃，我認為便要立即開始下一步工作，好好督促香港鐵路有限公司提升整體服務水平，否則"迫爆"各條鐵路只是遲早的問題。代理主席，鐵路網是香港的交通骨幹之一，但要改善整體交通運輸，我們不可以忽略路面情況。新界西的道路交通一直為人詬病，特別是1970年代啟用的屯門公路，路面設計欠妥善，容易生意外，容量亦近飽和；一旦出現事故，車龍往往倒貫至屯門市中心，繼而癱瘓整個新界西北。今次施政報告推展十一號幹線連接藍地至北大嶼，能夠為新界居民提供多一條連接屯門至市區的路線。如果這條幹線能夠配合鐵路網絡的擴展，我相信將會是解決新界交通問題的一道良藥。運輸交通必須與時並進，近年科技發展迅速，5G技術亦日漸成熟，為"智慧城市"創造有利的條件，我贊成當下是推動"智慧出行"的合適時機。事實上，鄉議局一直提出"智慧鄉郊"這個嶄新的概念，建議在鄉郊地區率先應用"智慧停車場"、"智慧交通燈"及"智慧人流推送通知"等技術，藉着科技的協助改善交通服務。我很高興看到《香港智慧城市藍圖2.0》採納了鄉議局的建議，提出智慧鄉村先導計劃的構思，探討利用"智能交通系統"改善路面交通情況。在"智慧城市"的發展步伐上，香港明顯落後於鄰近地區，例如新加坡在交通數據的運用上一直處於領先位置，深圳亦已測試自動駕駛的士。如果香港不想被拋離，便須急起直追。我期望"智慧鄉村"可以為全面推動"智慧出行"提供寶貴的經驗，為落實"智慧城市"做好準備。代理主席，面對疫情肆虐、經濟重創，我估計2021年不會過得容易。我期望特首能夠落實施政報告裏的建議，帶領香港走出谷底；對一些事情必須三思而行，絕不能朝令夕改。例如之前疫情簡報會的改動、禁止午市堂食、最近年宵花市的安排等，都因為相關政策局沒有好好掌握民意，誤推措施，最終受苦的是市民。政府要體現民生、了解民情、掌握民意，施政才能夠"貼地"，市民才能夠重燃希望，這是我對特區政府的寄言。

我們期望隨着《香港國安法》落實，並自下月起，本港市民可陸續接種疫苗，社會可恢復和諧穩定，經濟亦能重上軌道。我記得去年5月全國人大宣布制定《香港國安法》後，美國總統特朗普立即表示要制裁香港，包括取消《美國―香港政策法》中一系列給予香港的特殊待遇。當時，外界謠言滿天飛，有些國際評論很負面，認為香港沒法再維持國際金融中心的地位，又指香港將出現走資潮、港元會貶值、樓市和股市大跌，甚至連聯繫匯率制度亦岌岌可危。然而，時間永遠是最佳證明。經過大半年的考驗，香港的金融系統表現出非凡的韌力，非但沒有出現大規模走資，反而錄得數百億美元的資金流入。港元匯價持續偏強，多次觸及強方兌換保證水平。股票市場暢旺，香港交易所去年的集資額全球排行第二，僅次於美國納斯達克股票交易所。本港樓價亦沒有大跌，整體平穩發展。事實證明《香港國安法》不僅有助香港社會恢復穩定，更令海外資金對香港的長遠發展有信心。事實上，《香港國安法》是"一國兩制"與社會繁榮穩定的重要基石。我們回看一年前，香港遭受前所未有的摧殘，整個社會充斥着仇恨和暴力，商店和街道被縱火、破壞，市民生活在惶恐之中。這些"黑暴"、"攬炒"，不單衝擊本港營商環境，嚴重拖累香港的經濟、民生，並損害市民的人身安全及基本人權，更嚴重挑戰"一國兩制"的底線及威脅國家的主權。此外，有人公然提倡"港獨"圖謀之餘，亦有所行動，外國勢力更藉機明目張膽地插手香港的事務；也有人走到外國，公然叫外國政府制裁國家和香港。由此可見，國家安全已受到來自內部及外部勢力的威脅和損害，試問世界上有哪一個國家可容許這些情況繼續蔓延下去呢？

因此，我們應該擁護及支持《香港國安法》，它是香港"一國兩制"實踐的一個重要里程碑。事實上，香港長期欠缺國家安全法律，這樣不但單會危害國家安全及主權，更會對香港的繁榮和穩定構成威脅。在"黑暴"、"攬炒"及新冠肺炎疫情的打擊下，香港去年上半年的經濟表現歷來最差，失業率升至10年新高。在如此嚴峻的環境下，竟然有政客主動要求美國對香港實施經濟制裁，故中央出手是迫不得已，亦是急香港所急。我希望全港市民可以想清楚、看清楚，哪些人是真心想香港好、哪些人是虛情假意，只把香港當作一隻政治棋子而已。美國最近的情況就是最佳例子：美國國會大樓受到暴力衝擊，導致多人死傷。

同一個場面，一年多前亦在香港的立法會出現，但同一批政客卻說香港那些人是和平示威者。為何同一種行為發生在香港就是和平示威，但發生在美國便變成暴動呢？代理主席，《香港國安法》已實施大半年，雖然市民普遍認同《香港國安法》有助社會穩定，但不少人並不了解當中條文的內容。

至於具備相關專業知識的人士，更應要多加解釋當中的重點及細節，令公眾可以準確理解條文內容，以減少誤會。接下來，我想談談有關公職人員宣誓的問題。《香港國安法》第六條規定，香港居民在參選或就任公職時，應當依法簽署文件確認或宣誓擁護《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和效忠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當中有關公職的定義，較《基本法》第一百零四條的要求更高。行政長官已表明，除了公務員及政府官員外，行政長官選舉委員會及區議會成員亦需要依法宣誓，以及簽署文件確認。現時，全港有18萬名公務員以公帑支薪，而區議會議員及行政長官選舉委員會委員，無論他們的政見為何，也必須明白到出任公職，屬於建制的一部分，絕對不許作出任何危害"一國兩制"及違反《基本法》的行為。宣誓是體制的基本要求，實在是天經地義。事實上，德國、日本及許多國家對公務員宣誓也有相關的規定。由此可見，公職人員宣誓以示對國家和社會負責，已成為國際慣例，特區政府的公務員團隊不應有例外。因此，凡出任特區政府公務員者，便必須擁護《基本法》，效忠特區政府。透過立法，可整肅公務員隊伍的風氣，推動政府積極有為。因此，我希望政府盡快落實公職人員宣誓的要求，以撥亂反正。接下來，我想談談香港如何走出逆境和注入經濟新動力的部分。世事如棋，誰能預知2003年SARS一役後，香港會再次被病毒入侵，而且爆發的情況竟是如此嚴重，幾乎拖垮整個經濟？香港人去年經歷了不平凡的一年，不但社會結構徹底改變，連生活習慣也翻天覆地。

這種千篇一律的生活模式，早已令香港人感到有點抗疫疲勞。市民的願望其實十分卑微，便是香港能早日"清零"，能正常外遊和飯聚。

慶幸工商界和中小型企業也算堅強，在短期內仍能應付這些突如其來的改變。香港人的頭腦十分靈活，許多零售店鋪轉型為網購店，食肆亦主力做外賣生意。當然，大部分企業的生意已大不如前，大家都在捱日子，希望疫情盡快過去。代理主席，抗疫之戰已進行了一年多，香港是外向型經濟，但今時今日疫情未有進一步大規模擴散，絕對是市民齊心忍耐的成果："全民全心抗疫"不單是口號，更是親力親為的體現，每個人也值得為自己鼓掌。俗套點說，獅子山下的精神又再次展現，香港人在苦難中堅毅自強，這是有回報的——let there be light——我們終於等到疫苗面世，可以早日與新冠肺炎說再見，在抗疫的艱苦道路盡頭，我們現在能看到一點曙光了。中央政府的抗疫成果，大家也有目共睹，除了早前派遣專家到港協助並指導建立方艙醫院，以提升本地抗疫醫療及治療的能力外，現時更有疫苗面世，世界各地也投入生產，國家亦在危急關頭繼續支持香港，預留足夠分量的疫苗予港人使用。"得人恩果千年記"，我們應當心存感激，因為沒有甚麼是必然的。國家時刻關心香港，正因對香港未來的發展潛力充滿信心。我們現在單靠接種疫苗，說到底只是權宜之計，治標不治本，一天未能徹底遏止疫情，市民的生活便無法回復正常。各行各業謀生艱難，有多苦已不需由我來說，"接地氣"的自然明白民間疾苦。政府在抗疫的紓緩措施上，不可能長久依賴"派糖"的優惠，因為並非長遠之計，況且還須兼顧其他各方面的發展，即使有豐厚的財政儲備，也不可胡亂花費。正如我之前所言，工商界和中小企暫時仍能支撐着，但這只是短暫的，在農曆新年後，我相信不少店鋪也無法繼續支撐下去而結業。與其待他們結業時才醒覺——我認為真正可以拯救香港的，是盡早遏止疫情，讓生活回復正常，包括解除限聚令及盡快通關，好讓本港商貿和物流界重啟步伐，回應香港對參與大灣區發展的期望。代理主席，施政報告曾40多次提及大灣區發展，不論是香港連接國內發展藍圖，抑或青年北上大灣區發展，均涉及國家大灣區規劃和雙循環。可是，即使有再多的鴻圖大計，如因疫情而行人止步——一天不通關，大灣區也只會是一個"這麼近，那麼遠"的夢。我認為，香港若想要彌補和追回這兩年因社會動盪和疫情影響而失去的進度，便得積極參與大灣區的發展。當年我們一群港商北上開設工廠的落腳地，現在已變成專業人士北上的"藍海"。細看大灣區的規劃，其實內地就財金、基建和科技方面，其硬件和軟件均十分齊全，更勝香港。過去多年，我們已錯過不少機會。香港本身的優勢是甚麼呢？便是我們仍然擁有的人才和國際視野。香港作為區內的國際金融中心及人才庫，理應善用本身的優勢，為未來發展最集中的粵港澳大灣區、長三角區及京津冀"助燃"，協助推動整個區的發展。代理主席，"養兵千日，用在一朝"，我經常說大灣區發展最重要的是"四通"，錢"通"、人"通"、政策"通"和信息"通"，現在多加一項，便是早日"通"關。成功抗疫後，便要做好防疫，並由政府牽頭成為年輕人的大灣區"盲公竹"，為有意到大灣區，甚至內地其他地方發展的年輕人提供法律諮詢、會計、測量、環保和仲裁等服務，好讓香港的專業人士可以將自身的多元思維，藉參與大灣區發展找到新出路外，更可以協助內地發展，與世界接軌，齊齊雙贏。

代理主席，在施政報告發表後，其實大家都希望香港的經濟能夠就施政報告的發表而可以得到改善。不過，疫情反而越來越嚴重，令整個社會陷入一個非常嚴重的狀態，大家要想辦法如何戰勝這場疫戰。疫情的影響亦都令我們要就各方面加強思考，現時失業率已高達6.6%，而財政司司長經常說，財政儲備只餘下8,000億元，即儲備有限，要通過財政手段以支援一些受疫情影響的人，是困難重重的。在這種情況下，我們究竟如何走下去呢？我們相信，要戰勝疫情才能夠令整個社會有出路。最近，大家都說要注射疫苗，認為通過注射疫苗，可以逐步改善甚至戰勝這場疫戰。

許多專家表示，如果能夠有七成市民注射疫苗，便會對紓緩疫情的影響有幫助。但是，我們未看到政府在這方面有何具體措施，以及如何鼓勵市民注射疫苗。最近，我看到一項調查的數字顯示，如果強制注射疫苗，大約有九成人支持。如果真的是這樣，政府不妨推行強制注射疫苗。疫情過後究竟會怎樣？

如果我們還是考慮如何恢復旅遊業，如何加強金融或航運業，這樣對香港的經濟又會有多大幫助？我可以這樣說，如果我們加強或恢復原來的產業，我們只是恢復舊香港的經濟，並不能夠對香港的新動力及經濟動力有更大的幫助。最近，我們都知道國家對香港的發展已經有一個定位，提出了一項名為創新科技的發展計劃，特別是加強香港與深圳、與大灣區之間的合作，這都是國家就大灣區發展中提出的一個非常重要的概念。但是，香港如何在疫後改善及提振我們的經濟呢？這方面似乎還是流於一個程序。例如我們現時有一名粵港澳大灣區發展專員，但這名專員只是做一些聯繫工作，如果我們有困難可以找他，他亦會將資料交給我們。究竟我們與大灣區的關係是甚麼？

然而，最大的問題是，香港現時缺乏土地，大灣區很多企業要來香港發展，究竟是否有足夠土地可提供給他們？現時說發展"明日大嶼"，但要到2030年後才有土地供應，河套區也要到2026年才正式可以逐步供社會使用。這樣足以證明，香港其實要發展新經濟並不容易，亦未做好足夠準備。所以，我覺得最重要的是要有一個新開拓。

這除了是拖延實施60歲銀齡一族的2元乘車優惠措施外，政府亦開始退縮，可能是怕長者優惠措施令財政負擔急升而導致要定期檢討。日前，羅局長更表示可能會把2元乘車優惠加至3元，這等於是削減優惠，亦是削減長者福利。

政府要解決財政負擔的問題，便應該盡快解決新冠肺炎疫情問題，待社會回復正常後能夠提供更多長者福利，而不是要現在削減長者福利。此外，政府亦表示要在有效打擊及防止濫用的大前提下，逐步落實有關措施。

既然政府畏首畏尾，沒有誠意推行，為甚麼政府和行政長官去年卻大鑼大鼓地提出？這反而令人覺得政府是在未有詳細研究政策的可行性前，就隨便向公眾開出期票，這種拖拖拉拉的做法，市民實在難以接受。

政府的做法實在令人匪夷所思。

但很可惜，政府做事龜速，又要找顧問，又要與八達通卡有限公司商討，蹉跎歲月，到今時今日才公布最快要13個月後才能實施此項措施。請問政府部門是否不懂得自己計算，完全沒有任何頭緒，一定要找顧問公司才會處理事情呢？這只不過是擴展一項已推行的公共政策，為甚麼由公布至落實要花兩年多至三年時間？政府是有需要向市民交代原因的。主席，這匪夷所思的情況，不單發生在2元乘車優惠計劃。行政長官去年年初亦提出了10項民生政策，當中有關支援失業及就業不足的兩項政策早已爛尾。

我們期望當局能盡快兌現承諾，不要再開期票。主席，政府在施政上除了要有長遠規劃外，亦要對社會緊急情況下的服務有所規劃。今年在新冠肺炎疫情影響下，不少福利服務院舍未能提供服務，迫使照顧的責任全部轉至家人身上。去年，不時有倫常慘劇發生，大多涉及照顧殘障子女的家庭，其實這些家庭的壓力非常大。有些家庭居住環境擠迫，家人缺乏照顧技巧，所以需要院舍服務，在照顧壓力爆煲的情況下，很容易會發生不開心的事件。我希望勞工及福利局可以與業界商討，做好特殊情況下的服務規劃。主席，政府一直強調安老服務應該以居家安老及持續照顧為基本原則，即是盡量協助長者留在社區安享晚年，一些較為體弱而需要別人照顧的長者，在別無選擇下才需要入住院舍。據我所知，很多長者都希望可以居家安老，如非必要也不願意入住院舍。因此，我十分認同政府的原則和方向，但政府推行這些政策已經一段時間，在執行上卻有很多"甩漏"，令人有些沮喪。首先，既然政府鼓勵長者居家安老，那麼在社會提供的照顧支援服務就必然要做得全面。令人遺憾的是，現時各項社區照顧服務都是恆常由護理員上門照顧，無論服務質素及質量亦不及格。根據社會福利署的資料顯示，截至去年年底，輪候資助長者社區照顧服務的長者有8,082人，平均輪候時間為12個月。他們可能只是需要一些簡單的照顧服務，例如幫忙洗澡或送飯等，但竟然也要等待1年，長者根本沒可能等那麼久。大家也知道，長者的身體狀況轉變得相當快，稍一不慎身體便有可能在短時間內嚴重惡化。長者可能本身只需要一項簡單的支援服務，但由於無法在短時間內得到，於是便發生了意外，令到他的健康加速惡化。舉例來說，長者本來可能只需要有人幫忙提供洗澡服務，但由於自己不小心在浴室滑倒撞斷腳骨，結果便需要入住院舍，由別人全天候照顧。以上個案說明了，長者本身是想避免太早入住院舍，但由於社區服務的斷層，長者提早發生跌傷意外，令照顧資源更加昂貴，增加了長期護理服務的成本。主席，願意居家安老的長者輪候很久也等不到社區服務，主要原因便是服務單位不足。截至去年年底，全港只有60支綜合家居照顧服務隊。在服務名額方面，雖然當局計劃在今年內增加體弱個案的名額，但總家居照顧服務名額合共只有13,000多個，而現時全港80歲以上長者大約有35萬人，粗略計算，服務供應率只有3.7%，請問政府對於這比率又是否滿意呢？現時，政府推展長者社區照顧服務券試驗計劃，是採用"錢跟人走"的資助模式，合資格長者可以因應個人需要，使用社區照顧服務券選擇合適的服務。此項措施推出了7年有多，認可的服務單位多達227個，社區券持有人亦有6,700名，但服務其實一直也備受爭議。有團體指出，不少社區券持有人根本未能得到想要的服務，亦有人指共同付款的模式會令部分長者卻步，再加上計劃的質素監管亦都差強人意。香港老齡人口眾多，社區照顧模式應該百花齊放，以照顧不同人士的需要。政府提供多項照顧模式的原意是好的，但政府的政策執行卻模糊不清。首先，社區券的設立是基於共同付款原則，所以使用社區券的長者或稍有經濟能力，他們會期望服務有較好質素，以及有另一些種類的資助服務。換句話說，不論服務對象或提供服務的單位，也應該是全新及有別於現行機制的類別。所以，社區券的發展不應該被視為資助服務的替代品。現實的情況是，長者要經過統一評估機制後，便可以輪候一般資助社區照顧服務；同時，如果被機構評定為合資格的人士並獲得機構邀請，長者就可以同時選擇使用社區券。至於服務提供者，他們可以同時提供由社署資助的家居服務及社區券的服務。據悉，有不少單位由於人手不足，服務隊伍經常要兩面兼顧。簡單而言，不論是使用者或服務提供者，都涉及兩方面的服務，社會公眾又怎能夠清楚地掌握政策背後的原意和理念，試問政策又怎會有良好發展呢？社會照顧服務的另一個重要項目，就是長者住宿暫託服務。這種服務最重要就是要支援與長者同住的家人，使他們有暫時喘息的空間和時間。但無奈地，現時支援照顧者的配套相當不足，提供暫託服務的長者日間護理中心只有44間，合共192個資助暫託名額，即使再加上買位計劃下的341個院舍暫託宿位，總數也只有533個，這個宿位數目連只服務元朗區也不足夠，更何況是服務全香港呢？不少照顧者願意犧牲個人時間及工作兼顧照顧老人家的責任，一直都要承受社會資源配套不足，生活艱苦拮据。雖然現時關愛基金設有照顧者津貼，但資助額每月只有2,400元，津貼不足，令這些家庭一直生活在基本水平以下。民建聯認為，當局應該設立完善的照顧者津貼制度，除了把津貼額提升至與現行最低工資水平掛鈎外，亦應為照顧者提供更全面及更有系統的一站式支援服務，令他們獲得平衡的生活，避免身心過勞而出現意外。我們在較早前已經提出這項建議，期望政府會真正仔細研究，為照顧者及弱勢社群多走一步。
主席，為了整段發言的完整性及連貫性，我將會一次過表達我的意見，我相信政務司司長會替我轉達意見給相關的政策局。香港經常面對很多挑戰，我們喜歡說成面對多少座大山，通常會有三座大山，但這三座大山會年年改變。我今天心目中的三座大山，第一是疫情，第二是"一國兩制"如何走下去，第三就是如何修補政府與市民的關係。

關於防疫抗疫的事宜，有很多場合可以說，以下我會集中談談疫情下的其他政策。這份施政報告提到很多與大灣區有關的措施，我認為"借國家治大傷"是我們最理性的選擇，亦是香港本身最大的優勢。但是，"禍兮福之所倚，福兮禍之所伏"，我記得當年SARS之後，我們也是借助國家的消費力復原，很快便成功走出困境。但是回頭看看，好像又種下了很多其他問題，例如有大量內地人士來港，令有些地區和景點超出負荷，令很多香港市民對內地同胞的印象轉差。

坦白說，當時政府給我的印象好像是沒有太大興趣，反而是內地的回應比較積極，問我可以怎樣解決某些問題，我便告訴他們應該怎樣做；直到2019年的《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綱要》提到這件事，政府今天亦頗努力去做。我不知道我的意見有否作用，就當我是有份爭取的其中一位吧，我相信投資在年青人身上，是永遠都不會錯的。

坦白說，即使沒有疫情，這情況亦不太理想，在疫情之下，政府更應該節流。關於開源，我記得我每年都會跟司長說改革稅制，我昨天又再跟司長說同一番說話，其實我由頭到尾只是希望政府開始研究和討論，因為它永遠沒有可能等到一個最佳的時間以改革稅制。

所以，我已在去年7月的財經事務委員會會議上提醒司長，指出要有勇氣面對這項德政的價格調整需要。我聽到局長終於回應會這樣做，我相信他已料到會被市民責罵，但理性問政就是這樣。陳帆局長要留意，關於"鐵路署"，施政報告是完全沒有提到的，如果不是有修例風波和疫情，這本來就是香港其中一座大山，但我覺得政府現時好像放下了這個問題。

港鐵公司要求軟件商撰寫特別程式，機電工程署曾否做過一些風險評估呢？如果無關，政府如何監察港鐵公司呢？

主席，另一方面是教育，我完全明白和認同國民教育是重點，認識和認同國家一定是很重要的，但是否只做這些就可以了？這次施政報告完全沒有提及語文教育。

解決問題是我們教育的重中之重，是整個課程改革的核心，不是懂得多少知識，而是怎樣解決問題。解決問題又涉及人性中很難處理的地方，就是利益矛盾。

香港的支付系統落後於人，還說甚麼"黃金時代"？回應剛才談到公務員人數增長的問題，創科不是口號，說到底是為了用最少的資源達到最大的效益，但政府的架構好像越來越臃腫，"黃金時代"在哪裏？我昨天與財政司司長和他的同事會面，我提出了一項建議。我說疫情持續，估計會在今年第二三季才受控，而疫情受控當然要靠疫苗普及化，之後又如何刺激經濟呢？我說基於今天有科技，我想到一項建議，希望政府研究推出"倍數電子消費券"，意思是有興趣的市民可以購買消費券，市民支付2,000元，政府top up 8,000元，就有價值10,000元的消費券。

所以，我現時比較關注的是疫情過後，我們做的東西、本身的能力能否刺激消費。

因此，我希望政府的做事態度永遠也覺得未夠好、要追趕，而不是覺得處於"黃金時代"。如果政府今次可以推出"倍數電子消費券"，交到功課，這個"黃金時代"的"含金量"就會很高。做不到的話，我真的不知會怎樣。

所以，主席，今天我的主題是"珍惜"。施政報告提到很多未來展望，但我同意，香港現在的問題就好像這個心形的盒子一樣。香港人面對一個心鎖，這個鎖如果不能解開，很多問題都會重複又重複，並非單靠"派錢"便可以解決。首先，主席，今天的主題是"一國兩制"。為何我們要有"一國兩制"？有"一國兩制"是為了和平，和平地解決香港回歸的問題。不要和平，就不一定要有"一國兩制"。以"一國兩制"和平解決香港的問題，便要主權統一。主權統一，我們便可以共享成果；主權分裂，便得一個"耗"字，即"內耗"；內耗沒完沒了，便不會有和平，不會有共享，不會有發展。所以，"一國兩制"對香港的要求很簡單，便是"維持現狀，繁榮穩定"。如果香港沒有這8個字所述的情況，也沒可能有"一國兩制"。所以，主席，今天我的主題是"珍惜"。如果我們能夠打開這個心鎖，"一國兩制"，何止50年？再多給你50年也絕對沒有問題。為何當年香港可以解開國家對香港的心鎖？因為我們當時在管治、法治文明和經濟制度這3方面具極高吸引力。今天回歸差不多24年，讓我們重新審視：我們有這三大優勢吸引和說服到國家用"一國兩制"收回香港，但我們交了甚麼成績表出來呢？所謂"種瓜得瓜，種草得草，種豆得豆"，當然是國內的制度與香港有所不同才會有"一國兩制"。香港很多人不接受"一國"，便經常罵內地的制度，其實正是因為有所不同才會有"一國兩制"。但是，明言是"一國兩制"，前提是主權共享、主權統一和團結。如果沒有這些，又怎會有"一國兩制"呢？我相信，今天如果有反對派留在議會，他們應該記得，我也記得，在前年6月，我曾清楚地問他們是否還珍惜《基本法》有第二十三條，我重複問了兩次。今天他們明白，香港不珍惜《基本法》賦予香港"高度自治"，可以自行制定涉及國家安全的法例卻不珍惜，不單一直拖延，更不斷"踩"它，這便迎來《香港國安法》。沒奈何，因為"一國"，我們必須確保主權統一。這是一個前提，"一國"與"兩制"在"一國兩制"中同樣重要。又例如宣誓，我記得在2016年，我們有兩位議員在宣誓時侮辱華人，後來法庭就有關案件判決我們勝訴。我記得當時我曾詢問時任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會否制定香港法例，把宣誓的要求釐清，讓所有想從政的人——當時在我心目中，是包括很多根本不知政治為何物卻想從政的年青人清清楚楚了解遊戲規則，亦因為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已作出釋法，這些全部均具法律效力。不過，我要說的是，我覺得當時政府是在迴避問題，結果出現很嚴重的問題，越來越多候選人及當選人的說話、政綱，甚至其後的行為表現，均完全超越了"一國兩制"，達至違反誓言的地步，現在政府才說要立法，所以已遲了。其實，政府也有很重要的角色，可以預防一些所謂衝突的情況，不用等到無法拆解時便唯有剪斷它。全世界哪個地方沒有矛盾的呢？提到矛盾，現在大家也親眼目睹美國的矛盾。越熟悉美國及曾在美國唸書的人也知道他們的矛盾同樣很多。

我們唸法律的人為何希望有法治，並要牢牢地握住法治呢？當時我們對國家說，香港法治就是金漆招牌，因為我們要和平解決我們社會之間的紛爭。所以，現在是甚麼人迫到所有事情也要"畫公仔畫出腸"，要明言？其實，《香港國安法》已是特別為香港制定的，它並非全國適用的那條國安法，對香港已疼惜到不得了，就涉及國家安全的案件，均希望90%交由香港法庭處理，是很特別的。今天我這麼說，我知道反對派、"攬炒派"或一些很反對政府的人，一聽到《香港國安法》便感到憤怒，覺得是世界末日，"一國兩制"沒有了，但其實大家正正應該反過來檢視這個問題。大家看到，雖然《香港國安法》可能只是止痛藥，但即時令社會穩定了。我說，如果大家想維持"一國兩制"，首先社會便要穩定，然後我們才可以有繁榮。

管治，本來香港經常有效管治，具高效率。管治、法治，制度化，香港這些事情本來十分優質，但為何今天市民對政府的信心確實很低呢？為何說施政報告有那麼多美好的、未來發展的事情，我都認為較以前......大家真的要開始思考，10年、15年之後，我們會如何發展，這是好的，我也相信香港10年之後做得到，但是，今天市民水深火熱，還要屋漏兼逢連夜雨。我記得3年前我們開始預告經濟"山竹"——不止是颱風"山竹"，經濟也有"山竹"——因為國際經濟的循環，我們要好好關窗擋雨，豈料隨後加上內亂，再遭蹂躪，之後加上疫情。所以，在此情況下，我認為香港市民已經屬高質素了。政府在去年公開答應了十大重大民生政策，讓60歲至64歲那些在嬰兒潮出生、在香港作出不少貢獻的人士，可以用2元在全港乘坐公共交通工具，突然間過了數月說會轉變，此舉措打擊誰呢？

但是，有些事情政府可以"轉軚"，好的不妨"轉軚"，"轉軚"不是壞事，我想做生意的人經常......以前我們擔任合資企業的法律顧問，經常勸諭客人要"轉軚"，轉變一下便能有共識。政府也是一樣，因為我們要解決問題，主席。

即使你不能夠做到十足，讓市民看到你努力做也是可以的，例如全民強制檢測，我們不是盲目相信全民強制檢測，我也剛剛完成隔離，享受了"回港易"，所以我在廣東省回來，他們真的照顧那些不論是隔離或需要檢測的人，全部做足工夫。我也要提出一點，就是因為他們人手足夠。

除願意支持我們外，對大家亦有共同的好處，便是如果香港經濟復蘇，能通關，對國家一樣好。

所以，問題是大家要轉變，腦袋要轉彎。正如有些市民跟我說，在被美國制裁一事上，香港為何沒有做遊說工作，連一張棄權票也爭取不到？

不是這樣子的，其實政治是會變的。你多說幾句，爭取多一個人棄權，你也能當作下了工夫，對嗎？所以，問題在於管治和決心。

而我們這些信任政府的人，願意走大路的，則沒有問題。

分不清經濟與政治，今天抗疫便變成跟經濟和政治都掛鈎。這是我的個人想法，但我有很多朋友都抱這種看法。他說那麼激進的言論，仍有7,000萬人支持他。

三十年前跟內地有生意往來的商界或專業人士早就知道，不能這樣跟中央溝通。

我認為公務員系統有18萬人，食君之祿，擔君之憂，他們應該一條心。

老實說，即使今天樹倒猢猻散，他們應該問一問自己，為甚麼會迫到大家如斯糾結，沒有一點妥協的餘地。較量也要看實力，他們必須告訴年青人，要摒棄這種傻氣——可以說是傻氣——激進、歹毒的思想，因為成年人應該知道政治後果是甚麼。修讀法律、教授法律的人叫市民犯法，是更加歹毒。

我絕對同意，面對年青人，我們應該鼓勵他們望國際、望神州、望世代。

我是同意的，能否成功爭取，要看自己。

現在整個大時代正在改變，是否到2047年才討論？我在2016年參加內地一個大灣區和"一帶一路"研討會的時候，場內專家已開始討論這個問題，因為香港一定要融入大灣區，看看在整個大格局中，"一帶一路"如何"資金走出去、資金走進來"，當中我們可以發揮甚麼角色。我始終相信香港有實力，香港是國家的東方之珠、掌上明珠，我們不要用刀損害它。

機會是給有準備的人，主席。我認為在過去國家起飛40年中，香港很多人走到前線，由"三來一補"以來一直有參與。未來50年，再50年，國家起飛，香港應該可以發揮更大角色。因此，要共享、共存、和平、發展，珍惜"一國兩制"。我很希望我們的教育局、18萬公務員、香港特區政府有這個統領能力，有這種志向、決心和承擔，帶領香港走出這個經濟低谷，走出我們的社會困局，帶領我們的年青人，日後世世代代香港人可以走向更幸福的方向。

主席，過去一年半，正如特首在施政報告中所說，香港經歷了前所未有的多重打擊，包括修例風波及其他反抗政權行為而發生的社會動亂。因為新冠疫情肆虐，引致經濟萎縮及失業率上升，香港正面臨回歸以來前所未有的挑戰。旅遊業是香港經濟的重要支柱，雖然GDP比重佔香港的5%，但旅遊業直接及間接帶動的就業人數接近80萬人。前年的修例風波早已打擊旅遊業，一場新冠肺炎疫情不單危害公眾生命安全，更令入境、出境及本地遊停擺差不多1年。旅遊業陷入冰封，與旅遊業相關的旅行社、酒店、賓館、海陸空交通、會展、零售及飲食業，亦受到不同程度的打擊，影響相當廣泛。

環顧世界各地的疫情，即使香港的疫情可以受控，我們估計外圍的疫情在短期內不容樂觀，復蘇時間漫長。根據國際航空運輸協會預計，航空業的回復會比預期慢，估計2024年才回復至2019年疫情前的客運量。所以，香港的旅遊業將會是我們所看受到打擊最早、所受影響最深、復蘇最遲的行業。昨天已經有一間旅行社又要裁減120名導遊，令我們很擔憂。在施政報告發表前，我連同業界曾經約見行政長官及相關的政策局官員，反映我們旅遊業的苦況，得到他們的理解及同情。在大部分建制派立法會議員明確簽名支持下，加上旅遊界選委各個旅遊商會聯署，大家希望政府能夠增加資源繼續幫助旅遊業界。感謝行政長官聽到我們的聲音後及時作出回應，在這次施政報告中撥出6億元支援旅遊業及相關從業員。當然，政府推出的4輪紓緩措施只能解燃眉之急、一時之困，要解決香港經濟、民生及業界的問題，始終需要恢復通關、旅客重臨、市民可以自由出遊。所以，未來日子政府重中之重要做的，就是防疫抗疫工作。只有維持低感染數字，甚至"零感染"，我們才有望通關，旅遊業才有望復蘇。主席，去年1月底開始，香港疫情反覆，相比內地及澳門推出的措施，我們的措施明顯不足，主要原因是政府採取張弛有度的做法失效，以致相關部門的防疫抗疫政策時鬆時緊，亦導致疫情反覆。另一方面，一些本來應該有效的措施因為種種原因失去了機會，例如去年9月推出的全民檢測只得178萬人參與，差於預期。雖然無法達到滿意的數字，但當時亦抽出了32名隱形患者。如果當時政府能夠警惕，馬上制訂更有針對性及更果斷的行動，便不會衍生到現時如此被動的局面。又例如"安心出行"系統，它有可能協助找出新冠病毒患者的行蹤，但政府沒有一套強制性的配套措施，市民只是出於自願下載相關程式，亦沒有一套解決長者使用的辦法。所以，即使政府強制要求消費場所安裝，使用的人並不多，導致實際效果不大。參照國內成功的防疫經驗，追蹤病毒源頭除了需要利用科技手段外，更需要有強制性的配套措施配合，才可以查出源頭，防止疫情蔓延。在檢測方面，目前政府設立了多間社區檢測中心，資助市民進行新冠病毒核酸測試。

目前已經有公司研發出新冠病毒的快速測試產品。據悉，只需20分鐘便可以得到結果，而且售價不高。新加坡正在測試這種做法，要求參加大型活動的市民，在入場前要即時檢測，防止病毒在大型活動中傳播。

第二，是鼓勵消費。希望政府重新考慮派發消費券——田北辰議員剛才提出這個意見，我是支持的——以刺激消費。為了加快恢復經濟，其實在內地及不少地方政府都有向市民發放電子消費券，直接在食肆及零售店使用。例如日本為了挽救重創的餐飲業，推出46億元的外出用餐計劃，為期4個月；台灣亦推出了"振興三倍券"計劃，以振興經濟；南韓於2021年的財政預算案中，準備向國民派發35億元的消費券，以刺激消費；新加坡亦採取類似的策略，每名合資格的新加坡公民可以獲發580元的消費券，可以用於酒店住宿、購買旅遊景點門票或本地的旅行團。雖然早前特區政府曾經向每名合資格市民派發1萬元，但因為大家看到經濟情況不明朗，實際上，很多市民都是將那1萬元儲起，沒有真正消費，所以起不到刺激消費的作用。所以，如果要刺激消費，幫助本地零售、飲食及旅遊業，我覺得在疫情受控的情況下，便應該發放消費券。我看到很多議員都有這個看法。第三，是發掘本地旅遊的資源。

雖然這些消費和收入不能與旅客相比，但可以為現時不景氣的業界帶來一些業務和資金流。其實香港的情況有點相似，政府在前年開始推出綠色生活本地遊鼓勵計劃，後來因為疫情嚴峻，計劃獲再加碼。

所以，組織本地遊不但市民得益，亦有助業界增加了解香港不同的旅遊資源，開發不同的線路，為日後的入境旅遊做好準備。

但是，由於旅發局多年來進行的海外推銷都習慣用購物、美食和傳統景點為推廣重點，所以旅行社在編排行程時亦習慣以傳統行程為主。現在面對區內的同質競爭，例如珠海的海洋世界，上海的迪士尼樂園等，如果我們仍然用這種心態來推廣舊有的傳統資源，我們的優勢將會逐步被削弱。

當然，正如我剛才說過，當限聚令放寬後，我希望政府能夠好像處理一些消費行業般，盡快恢復本地遊的安排。因為現時已經停了一段時間，如果能夠恢復本地遊安排，旅行社最低限度有些生意可以做。之前旅發局推出的"賞你遊香港"活動亦相當成功，我希望旅發局屆時亦會推出"賞你遊香港"的活動，使香港市民在消費時既能得益，又可以去旅遊，業界又可以通過活動得到收入。第四，是盡快加入內地經濟的內循環。近日，國家主席習近平表示，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為"十四五"規劃提出的重大戰略任務。由於疫情在全球蔓延，國際經濟格局和生活方式亦發生重大的變化。拉動內需，擴大國內消費是針對經濟環境不景氣的主要策略。國家需要內循環和國內國際雙循環，但香港只有750萬人口，如果只靠香港的內循環，消費力其實相當有限，只有加入內地的內循環，我們才有出路。

在上星期，我看到特首有關回應立法會質詢的意見中，表示在上星期已經召開政府高層的跨部門會議，檢視香港旅遊業在新常態下的定位，並勾畫了未來發展所需的跟進工作。這一點，特首做事頗有效率，立即提出這方面的跟進工作。目前，香港和大灣區在商務、公務、探親和旅遊方面，其實商戶的需求相當大。香港其實可以先與大灣區城市建立緊密的經濟合作體，進而共同發展粵港澳三方的優勢產業。在旅遊方面，我們看到最近《粵港澳大灣區文化和旅遊發展規劃》已經發布，應該是國家文化和旅遊部研究後提出的，為大灣區的整體文化和旅遊發展提供指導性意見，有助香港鞏固成為國際文化大都會和國際旅遊樞紐的地位。政府應該利用這個契機，以粵港澳大灣區為試點，提出與旅遊相關的合作項目，使香港在內循環方面、在大灣區合作方面有指導角色。當中，我們較多提出的是一程多站，在一程多站的市場推廣方面可以再加考慮。然後，三地居民之間的互訪亦可以推出旅遊優惠，在景點上的方便可否提供互動的優惠，這些都是可以考慮的。希望特首或特區政府在香港未來加入國內內循環方面創造更多條件，由大灣區開始。

我們很希望政府不要因為現時香港的疫情失控，便暫時擱置健康碼，反而應該繼續主動做好基礎工作。只要我們的疫情一旦受控，內地又同意我們可以通關，便可以馬上推動健康碼。就這方面，我希望特區政府，包括聶局長也在席，這方面的工作要繼續做，希望早日看到通關，健康碼可以使用，令香港的旅遊和經濟盡快恢復。第五，是繼續與海外國家和地區商討建立旅遊氣泡的安排。雖然港府和新加坡的旅遊氣泡安排因為我們的第四波疫情而叫停，政府仍需要積極和有條件的國家繼續保持聯繫，不要因為這次與新加坡的安排擱置而感到灰心。

我想先在第一節討論抗疫的工作。

在疫情下，飲食業艱苦經營。

其實，過時過節，尤其是農曆新年，難道不辦花市，市民便不會湧至花墟買花嗎？

我們已由2003年的"十項全能"，做到今時今日的"十四項全能"，能做的，都已做足了。

事實上，去年3月、4月時，我是最早提出的一位。

我希望局長同樣可以從善如流，其實可以按實際情況細分，不要"一刀切"，如此的話，即使不是所有行業也能做生意，但至少能給予多個行業生存的空間。過年過節，找不到工作、沒有收入——我現在說的，不獨是我們的中小企僱主，其實最可憐的，是飲食業員工，他們現在已無法支撐下去，說得難聽點，在過去數月，可以借的都借了，現在已賒借無門，希望局長不要再漠視他們的需要。

基層市民在今天受盡疫情折磨，經濟陷入水深火熱，打擊最大的就是一群最基層的市民。他們失去工作或開工不足，三餐也成問題。"保就業"計劃當然不可以說沒有幫助，但政策始終有漏洞。一些大企業例如兩間連鎖超市，它們賺了保就業基金後是可以再次領取的，亦有部分僱主是在取得保就業基金後，其員工最終依然要放取無薪假期，走"法律罅"，不能夠真正支援基層人士。我很希望政府當局能夠聆聽這些聲音，這就是我們落區接觸市民時，他們向我們所反映的真實情況。代理主席，關於經濟動力的注入，我想表示，香港在國家的布局下，我們需要因應情況擔當好自己的角色，不論是配合內循環或是與外國繼續進行聯繫循環的情況，在這雙循環中，香港依然要擔當一個角色。代理主席，我想在此指出，近日以美國為首的多個國家屢屢抹黑香港，指我們的"一國兩制"有所改變，借機對香港說三道四。這些外國政客更在背後扶持及煽動香港裏一些反國家、反內地及反政府的勢力，甚至協助推動2019年長期的"黑暴"和恐怖主義活動，令市民無法過正常生活，生命亦受到嚴重威脅，導致中央政府不得不為了維護國家安全，保護市民安全而頒布《香港國安法》來恢復香港社會的穩定。可是，這些外國政客往往惡人先告狀，近日甚至不斷污衊我們的《香港國安法》，又污衊指我們"一國兩制"的框架已被摧毀等。近日除了美國的蓬佩奧宣布要再進一步制裁一些中央及香港人士，包括全國人大常委譚耀宗先生，除了這些制裁外，低處未見低的卑劣手法是，英國外相竟然在近日公開發言，向負責檢控黎智英一案的主檢控官David PERRY公然施壓，指如果他接辦這宗案件，他便是唯利是圖，沒有良心，從而希望製造社會壓力來威嚇他。這些情況便是政治凌駕了法律專業，公然干預香港的刑事制度。我們現時看到最悽慘的事情是，今天有一宗大新聞，就是律政司要更換這名主控官了。

因為，別人在香港進行營商、投資或工作，基本上，它們可能只是考慮香港的整體環境，亦不一定會相信外國政客的抹黑或誣衊。其實，它們留在香港的舉措正好是最佳證明。香港如果想繼續扮演好國際都會的角色，為國家發揮連接外國世界、在對外國循環的環節中繼續發揮我們的作用，我們便更有需要對這方面進行有效澄清。代理主席，特區政府必須意識到，香港自回歸以來，現時其實是較過去任何一刻更加需要着力維持香港作為國際大都會的地位。所以，我剛才不斷呼籲政府必須加大力度澄清有關數字，做好解說工作。此外，建議我們應該繼續透過稅務、土地、教育及生活環境等設施的優惠及改善措施，繼續吸引各類產業的國際企業人才進駐香港。就此，我們亦要參考新加坡的做法，為何新加坡過去可以有效吸引眾多外資進駐呢？除了它們本身的低稅率及相對自由的營商環境這些要點外，新加坡亦很強調要為外來人才提供良好生活環境。所以，它們首先便向一些外國機構的人才着手，讓他們願意一家大小來到新加坡居住，讓他們能夠在此安居、工作及生活，當這些員工願意來工作，機構自然便會願意進駐這個地方。所以，這其實是一種由下而上的做法。所以，我認為特區政府在這方面也應該可以嘗試參考新加坡的做法。代理主席，我們現時正好有一個契機，目前香港與深圳正在合作建設粵港澳大灣區國際科技創新中心，即是現時大家簡稱的港深創新及科技園，便是位於落馬洲河套區。就着這個河套區的發展，政府已經把它訂為優先發展的研發領域，將會聚焦在醫療科技、大數據、人工智能、機械人、新材料、微電子及金融科技。我促請當局必須加以利用創科園作為鞏固香港作為國際大都會的品牌。因為，這個河套區是一個很好的契機，既然我們要發展這些重點研發領域，便應該透過河套區建設來吸引全世界國際機構、從事這方面領域的人才進駐香港。我認為特區政府必須制訂目標和路線圖，以宣傳及物色國際與內地具有一定規模的企業機構進駐，並且在未來要訂定數量和目標，定期對外公布新進駐機構的身份及創造新就業職位的情況。這種路線圖及定期交代是相當有作用的。大家也知道，如果再以新加坡為例，當它選擇吸引一些外國機構進駐時，即使未成事前它已經會大肆張揚，而當它大肆張揚時，在國際上便會有種宣傳和聲音，即使未成事，大家也會認為它好像已經成功了。你可以說它是製造了一種假象，但其宣傳效果確實是到位的。所以，我認為特區政府也應該嘗試參考，不論它在甚麼時間接觸了甚麼國際機構，讓它們產生意向前來香港，當有進度及進展時，便應該公開向香港交代，向全世界也交代清楚，讓大家知道香港依然對國際有着營商吸引力，我認為這一點便是相當重要的。我亦想在此指出，當局其實應該要為創科的成果商品化訂立一個主要表現指標，即是我們所謂的KPI，我要說清楚便是主要表現指標，應該科學地量化創科園中的技術轉移及商品化的績效。

如果我們單看這些數據的話，看來應科院和4個研發中心在所謂的主要表現指標，未必一定可以令大家很滿意。當然，我們可以說會帶動到其他的好處，政府可以另外說明一下。不過，如果我們單看金錢方面，我認為應該要汲取少許這方面的經驗。所以，我再三敦促特區政府，為了我們未來在河套區投放的很多資源，我們十分希望政府能制訂有效的KPI，讓大家知道究竟這個河套區可以吸引多少間國際機構進駐、可以帶動多少就業機會，是否成功地做到更有效的商品化，我認為這方面也是主要的表現指標，也是主要的KPI，我希望政府可以在這方面特別着力處理。代理主席，因為這個環節除了提及注入經濟新動力及疫情外，亦提到堅守"一國兩制"。我想在這個環節多花一點時間談談關於法治的部分。代理主席，大家知道經歷了前年及去年的一段時間，有關"黑暴"及其案件的處理後，無可否認市民的確對司法機構有一些意見。終審法院首席法官張舉能最近履新，他表示會檢討現有處理投訴法官的機制，進一步提高透明度和問責性。

事實上，這樣做讓公眾有所質疑，其實這個情況對司法機構本身亦不太好，令市民存有法官會否在這方面受到優待的印象。因此，檢討投訴法官操守及行為的機制，相信有助挽回公眾對司法機構的信任，並鞏固司法機構維護法治的形象。不過，代理主席，我對首席法官或特區政府最近在不同的場合上，表示拒絕研究設立量刑委員會，我總感到有點失望。其實我們過去的時間，切切實實看到很多"黑暴"的刑事檢控案件中，一些裁決或量刑往往出現令人百思不得其解的情況，例如沒有阻嚇性或令人覺得法官是否在縱容這些暴力行為發生等。我想在此呼籲司法機構，其實所謂要求研究設立量刑委員會，並非我們自己發明的事，大家也知道很多西方國家，不論是普通法系統的國家或者其他法律系統的國家，其實過去也有設立量刑委員會的經驗，我認為可以參考一下。這些國家和地區非常重視司法獨立，因為他們相信設立量刑委員會並不會削弱任何司法獨立。我們看到英國、美國或愛爾蘭也有設立量刑委員會，其實也是為了量刑處理可以更確切、明確和一致，讓公眾更信服量刑的道理、更信服司法機構的公證性。所以，我希望在此表達這方面的意見。代理主席，我只想就量刑委員會補充多一點。現時司法機構當然有透過上級法庭頒布量刑指引，不過我想指出的是，每次等到一些案件出現，往往交到上級法庭處理上訴，其實已是經年累月，最低限度也要花上數年時間，老實說，並非能夠適時應對這些情況。所以，如果參考量刑委員會的做法，或許可以解決到這個問題。

我注意到社會上其實一直有非常強烈的聲音，特別是公職人員——我指的是區議會議員——更應盡快進行宣誓，因為區議員作為公職人員，我看不到他們有何理由不需要宣誓、不需要擁護《基本法》、不需要效忠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我認為不用他們宣誓，根本說不過去。我希望政府能夠盡快正本清源，如果這些胡作非為的區議員拒絕宣誓，或者宣誓後發現他們其實根本是"發誓當食生菜"、有違誓情況的話，那便請他們盡快離開這個崗位。最近甚至有民間團體發起訂定關於區議員的監誓委員會，已經開始有不少市民響應考慮設立所謂的區議員監誓委員會，其實正正反映了市民對監察區議員撥亂反正的明確要求。

當然，這也是一件好事，因為在訪京後，她再到廣州及深圳與當地領導會面，其後便將一些國家政策納入施政報告。

我稍後再與大家談談，但現時最重要的，就是如何遏止疫情。如果特區政府的目標是"清零"——當然，這是個非常好的目標，只是在現實環境中，"清零"是不可能的事。現時，特區政府在施政方面，總是拖拖拉拉、"唔湯唔水"的，致使出現目前的困局。

這是不應該發生的，不管特區政府作出多少賠償，亦無法彌補。因此，我期望特區政府能在這段期間，認真了解每個行業的處境。

我想集中說施政報告第二段。在中央政府全力支持下，許多事宜我們均可以提出，尤其是粵港澳大灣區的發展。

第一，當然是繼續發揮其國際金融中心的角色。

如果今天我們與珠海機場合作，甚至入股，參與其管理，這對於未來香港的國際航空樞紐地位，必然會有好處。

嚴格來說，我們不及深圳地大；人才亦未必夠深圳多；而錢財，深圳也有不少。然而，為何要讓香港成為大灣區或全國的國際科技創新中心呢？

因此，特區政府應告知商界和廣大市民香港在大灣區發展的藍圖和兩個特區加上9個城市是甚麼回事。實際上，大灣區包含3個關稅區、兩個特區及3套不同的法律制度：中國內地、香港和澳門的法律制度。

我現時稍作總結：大灣區的發展對香港有利，我希望特區政府會爭取香港成為大灣區的龍頭，因為我們確實具備這個能力，而廣東省的9個城市，我敢說他們沒有能力做得到。

代理主席，2021年的首要工作肯定便是抗疫扶貧。新公布的失業率是6.6%，為16年來的新高，但是，根據香港工會聯合會的調查，有八成僱員的工作都是受到影響，僱員面對被裁員、減薪、放無薪假，近三成僱員更失業超過半年。我早前與工聯會的成員一起探訪露宿者，送贈一些抗疫和保暖的物資給他們。我們發現露宿者的數目不僅增加，而且年輕化，有些露宿者的衣着外表更好像陸頌雄議員般。

當中亦有一批是因為未能夠通關，而他們的家可能在深圳，上班則在香港，他們以往每天來往深圳和香港，過着上班和下班的生活，但因為疫情之下，他們不能夠再好像以前一樣每天返回深圳的家，結果放工後便要寄宿在家人的家、朋友的家，有些人則在公司睡覺，有些人則在貨倉睡覺，有些人在碼頭睡覺，甚至有些人要露宿街頭。因為他們在深圳或內地的家仍有家庭開支，他們仍然要交租，不能因為身在香港便不繳交當地的租金，然後在香港又要負擔另一份開支，所以，對他們而言是雙重的生活開支。

這一群跨境家庭的人士更不止是生活有問題，他們與家人已經分隔兩地差不多一年，很多人真的一年來都未曾與家人見面，有些人甚至連自己初生的嬰兒也未看過，未碰過。要解決這些問題，我相信只有一個方法，便是要控制疫情。政府的抗疫口號是"同心抗疫"，我們在四周都看到綠色底的"同心抗疫"海報。一直以來，政府都是叫市民同心，甚至之前說堅決不進行全民檢測都推搪是市民不同心，說市民不團結，是市民的問題，所以沒有條件進行全民檢測。但是，我想問在這裏的多位政府官員，究竟你們又有多同心呢？

在整個過程中，我們看到食物及衞生局同事的工作。

抗疫中最首要的是外防輸入，我們由年初說到年底，都在說要防止一些外地來香港的人會輸入感染個案，要集中他們在隔離酒店，要集中交通安排，不要讓他們喜歡便乘坐港鐵，喜歡便乘坐的士去酒店，我們提出了一整年，最後在12月22日開始實行。

很多人對我說聶局長很聰明，因為他在很短時間接到這個任務，便立即處理到，找到這些酒店，安排到交通。

如果這群能幹的人在開會時，察覺到抗疫工作有問題，大家敢於發聲及敢於承擔，互相幫助，我們的抗疫工作應該不是這樣的。

代理主席，我剛才提到，失業率現在已是16年來的新高，失業人數達245,800人。我剛才已提到露宿者的情況，但我現在想問的是，我們的政府究竟有多少措施，能協助這一群處於水深火熱的市民？工聯會一直爭取失業援助，我們建議成立一個150億元的失業援助基金，向失業的工友發放上限9,000元，為期6個月的失業停工津貼，希望可以解工友燃眉之急。政府上月公布的2019年香港貧窮情況報告顯示，2019年的貧窮人口已達1,491 000人，相信疫情過後，貧窮人口數字會更嚇人，究竟我們的政府要繼續按住口袋至何時？主席，在今次的抗疫工作中，我剛才已提到，我們看不到這個團隊展示齊心或同心，反而透過抗疫工作，我們其實看到這個公務員架構和制度出了一些問題。在抗疫過程中，我們看到最多的是甚麼？

當政府呼籲市民同心抗疫時，一群"雲端"局長及"神隱"署/處長，他們仍然可以抱持"打份工"的心態，閒時就行山，或找朋友在藍天白雲下high tea，是佛系抗疫，我們的市民又怎會感到高興呢？

我們對中央的支持固然感到高興和欣慰，但另一方面，做人真的不能夠經常自我感覺良好。

所以，在這些時候，我們可否真正"爭氣"？當中央已為我們平亂時，特區政府是否應該要做好抗疫工作，做到"清零"——不是力爭"清零"，而是要做到"清零"——恢復經濟？

不過，我想說的是，我們的官員其實真的要學習"習思想"。我們的國家主席習近平在慶祝改革開放40周年大會上說："我們要着力解決人民群眾所需所急所盼，讓人民共享經濟、政治、文化、社會、生態等各方面發展成果，有更多、更直接、更實在的獲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不斷促進人的全面發展、全體人民共同富裕。"習近平說要不斷提高人民群眾的獲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各位局長，我們的施政有否令我們的市民有獲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呢？前提是，要堅持以人為中心，不斷實現人民對美好生活的嚮往，這是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的核心要義，我真的很希望我們的官員真的要好好學習。究竟在過去一年多，由"黑暴"以至抗疫，市民能否透過特區政府的施政而有獲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呢？我覺得這方面值得我們反思，我亦留待各位官員自行反思。主席，我就第一部分的發言至此為止。

主席，本年的氣溫較往年低。

在現實社會裏，由於疫情關係，香港經濟亦出現寒冬。各行各業前年經歷"黑暴"，加上去年至今的疫情，連續數年遭受極大打擊。旅遊業已完全昏迷，而飲食業及零售百貨業等行業則處於半停頓的狀態。

政府的調查顯示——當然，我們認為有關數字偏低——失業率是6.6%，即約有246,000人失業，一如財政司司長昨天所說般，是16年新高。香港的"打工仔"真的陷入水深火熱之中。然而，諷刺的是，在第四波疫情未見減退，失業率高企的情況下，在經濟另一範疇內卻出現了平行時空。我所說的平行時空，是第一，新樓盤仍然賣得滿堂紅，樓價仍然堅挺。位於啟德的新樓盤上周一開售便售出145個單位，連帶同區其他樓盤提價，可謂雞犬升天。此外，恆生指數亦反覆上升。

過去一年來，我們看到一種古怪現象，便是資本擴張已脫離基本的經濟因素。

可能美國有政要要向大財團交代，因此他們繼續從全球搜刮財富。

我不得不承認，由於香港實行聯繫匯率，因此在某程度上，香港沒有完整的貨幣政策，以致香港長期被迫處於低息狀態，如是者便會出現我剛才所說的資產泡沫。有錢人在資產增值下越來越富有，但依靠一般工作的朋友、依靠勞力賺取微薄收入的朋友，他們的收入卻越來越少。

市民失業、被減薪，但可能卻要面對通脹，這正正是過去一段時間一些扭曲的經濟措施所導致的可能情況。

現時仍有9萬多個家庭、20多萬人居於"劏房"。最近的第四波疫情第二浪主要在九龍西一帶爆發，這一帶正正有最多基層市民居住、最多"劏房"。該區的居住環境最擠迫、衞生環境最惡劣，疫情最難以受控。而且，由於樓宇日久失修，以致水渠或排水管成為傳播病毒的源頭。

我認為，政府是時候檢討這種重商輕民，向商界傾斜的政策。我猶記得在第二任行政長官在任時，雖然工聯會成功迫使他落實最低工資，但他卻停售居者有其屋單位、停止開發土地，並將公屋的興建量減至最低，以致今天覓地追趕公屋的興建量仍然困難重重。

我們希望政府能夠給予市民更大信心，並解釋如何在過程中做好各方面的諮詢。

便是主流社會對新自由主義的迷思。

經濟學有一種觀點是所謂的"內循環"。

需求、投資和生產這一循環。如果沒有內需，即一般市民口袋裏沒有錢或沒有時間消費，便無法催谷生產。

其實，勞工權益除可反映社會進步和社會公義外，還可以達致雙贏局面。

有見及此，我們希望政府運用決定權，酌量增加最低工資，最少要追及2019年的通脹水平。這是我們最基本和最卑微的要求。

因此，在最低工資方面，我們希望政府展現魄力，作出決定，站在"打工仔"和僱員的一方，因為他們始終在社會上佔最大多數。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有權免使"打工仔"的收入被通脹蠶食，變相減薪。

我現在想討論前瞻性的議題，便是本港的創新科技及人力資源配套。

創新科技能夠帶動經濟轉型，刺激經濟更上一層樓。

培訓不單針對青年人學習和受教的過程，更重要的是要針對在職人士。他們的人生路仍然漫長，需要獲得更深化的再培訓，幫助他們轉職。正如香港亦在1980年代工業北移後經歷經濟轉型，當年有大量勞動人口失業，因此政府成立僱員再培訓局。香港將來應如何安置剩餘的勞動力呢？

當人力資源的價值越來越低時，工資便會下降，但持有資產的有錢人卻可以投資在人工智能和機械人上，透過機器不斷為他們製造財富。如是者，社會的財富分配便可能出現比現時更不公平的趨勢，遑論有公司會利用人工智能作為噱頭集資，再進行資產炒作等。有見及此，我認為社會應對這方面有所準備，防範有人在市場上以資本進行智能化作出壟斷。

例如，公共設施最重要的其實是設施的內容，並非grand、漂亮或輝煌的建築物才好。

施政報告可以說是着眼於抗疫的當下，亦表述了一些有關長遠發展布局的看法，並且在經濟及民生方面，提出了一系列的改善措施。而今次這份施政報告比較特別的一點，就是有關憲法秩序及政治體制方面的內容佔了不少篇幅。

主席，雖然如此，但我今天仍希望提出數點意見，亦希望這些意見能夠幫助特區政府改善施政及管治的效能。我想說的第一點，是有關——我想很多議員都會提及到的——防疫抗疫方面的問題。當然，在當今疫情下，我們不能不給予一些意見。

環顧現時世界其他地方，以市民日常生活受到限制的程度來說，我認為香港在這方面的自由度算是比較大。如果以確診的統計數字或死亡率來看，其實香港的疫情，公道一點來說，並不算差，只是我們比較倒霉，因為身邊的是世界上防疫抗疫工作做得比較好的國家及地方。我們國家在這方面做得比較好，而鄰近的澳門及台灣處理疫情的工作亦做得比較好。

政府那些誤判——有時是有關措施的誤判——令市民怨聲載道，亦令一些行業深受影響，這當然不得不提，但是，我認為最重要的一點，就是有關抗疫的決策——我簡單說——有時過分基於科學。當然，在抗疫中，我們需要科學，這點我絕對同意，但是，這不代表我們完全百分之一百根據科學作出決定，便可以在抗疫路上取得成功，可以令市民覺得我們做得好。抗疫工作的指揮人員當然需要依靠科學作出研判，以及判斷下一步如何做，但卻不能盲從數據或科學行事。

如果我們純粹依賴科學及用數據計算的話，那我們不如找AI、電腦擔任局長好了。我們需要的，不單是科學及數據的計算，更需要局長結合科學作出研判。這就是我們現時需要的東西。在疫情當中，其實有時看到一些個案，我覺得大家需要反省。正如我剛才所說，一些決定很多時真是純粹看科學，沒有顧及其他需要考慮的情況。最近，我曾舉出一個例子，大家都知道，最近社區內出現很多感染個案，所以，政府需要做一些強制檢測。在港島，我的選區東區柴灣亦出現這種情況。

當天，我們發現有喉管被胡亂接駁，甚至有部分氣喉被切斷，以至很容易導致上、下樓層同一單位的居民感染病毒。

到了這星期，我從新聞報道得知，該幢大廈正正出現了多宗同一座向不同樓層的確診個案，而我當天發現喉管有問題的單位，亦出現確診個案。

如果要好像峰華邨的情況一樣，待確診個案數字證實居民的擔心和有關假設屬合理後才作出跟進，事情往往已經太遲，而且，這會令更多人好像峰華邨的個案一樣，最終要被送入檢疫中心隔離，但其實這情況可以及早避免。當然，今天我在這裏不是要完全怪責局長，我想指出的，是整個防疫團隊的問題，即那種凡事只講科學硬數據，而沒有細心考慮如何處理問題的情況。我希望他們能夠加入其他應有的因素來作考慮。

在今次疫情當中......

政府外判了部分相關工作，當申請人問外判，永遠得不到答案；我們問署方、局方，同樣沒得到答案。

我希望各位局長能夠幫幫忙，使這方面的問題能夠得以解決。第二個我想討論的，是有關教育的問題。我今天不是討論教材或其他最近我們正跟進的問題，而是有關現時大學的發展能否配合香港人力資源規劃的問題。我相信大家都知道，人才對於香港的發展十分重要，而大學正正是為香港提供人才的地方。一直以來，我們的教育制度是怎樣的呢？政府讓大學教育資助委員會負責處理政府撥款，向8間資助大學提供經常補助金。

結果便是我剛才提到的問題重重複複，每3年1次在香港社會和議會中被提出，但卻沒有人能夠回應。

最後，我想談談今次施政報告中有關房屋供應問題的內容。大家都知道，行政長官在施政報告中表示已覓得足夠的土地，有330公頃土地可在未來10年興建公營房屋，當然，還有"明日大嶼"計劃，我們可望將來有大量土地興建房屋。這不是甚麼新觀點，但我認為它是重要的觀點，即大家都知道......看回數字，其實所謂未來10年有足夠土地一說，首5年是沒有甚麼土地供應的，看來是依靠其後5年透過規劃、改規劃來興建足夠的公營房屋。所以，我認為這數字並不牢靠，社會也十分擔心。

我相信這方面十分依賴"明日大嶼"計劃。我希望特區政府在土地供應這方面，真的要為我們多做點事。大家都看到，雖然過去一年多，疫情很嚴重，但近來開售的一手樓盤，銷情依然熱火朝天，超額認購的情況令人大吃一驚，由此可見，市民依然深信香港的私營房屋供應量不足，那種"不怕買貴，只怕買不到"的心態依然廣泛地存在於市民心中。主席，今次，我想先說的就是這3點。我希望特區政府能在這數點上為我們多做點事，亦希望特區政府能回應市民對它的期望。